主席，據報，近年有不少俗稱"假難民"的人士抵港後，隨即根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提出酷刑聲請或免遣返聲請，並在入境事務處處理其聲請期間，在港從事非法工作，甚至參與販毒、管有槍械及參與械鬥等犯罪活動，危害本港治安。

主席，前日，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先生特別指出，現時這些數量龐大的酷刑聲請或免遣返聲請個案已經由積壓在行政機關，全部轉為積壓在法院，他在演辭中特別提到，這種情況甚至對其他司法工作產生不良影響，因此，他們會與律政司磋商，探討可如何對法例作出適度修訂，以便在處理這類事情時可以更有效率。

局長，你也聽過一句話："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今天你送走6000名聲請者，明天隨時又迎來60000名，以後局長每天也過着這種迎送生涯。局長，你是否記得，過去在越南船民問題上，政府沒對策，最後想到設立收容中心，每天在電台播放"不漏洞拉"，船民數目也因而逐漸減少。局長又是否記得，近年來，有很多地方開始對一些難民——其實他們甚至是真正的難民，而很多也是真正的難民——訂下一個規定，便是假如他們在當地犯下刑事案，便會即捕即解。我沒有其他要求，只是要求你考慮這兩點，好嗎？

主席，對於真正的難民，我們是要幫助的，但對於假難民，我們要打擊，絕不手軟，而且對於這些假難民利用司法覆核這途徑，逗留香港10年，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我回看政府的數字，今年預算用14億元來處理酷刑聲請問題。整體而言，在整個機制實施後，共有16300宗個案，但獲確立為真正難民的個案，只有不足1%。政府今年也會動用6億5,000萬元，進行有關法律支援、呈請和上訴的工作。不過，我們看到歐美國家對於這些酷刑聲請的法律支援，在財政和時數方面也會設置上限，但香港卻沒有，那麼，我們為這些假難民提供無限制的法律支援，這便是對他們仁慈，但對香港市民殘忍，也等於丟錢入海。局長會否參考歐美國家的做法，就這些酷刑聲請者的法律支援設置上限？

主席，政府已決定於本立法年度提出法例修訂建議，禁止入口、製造、銷售、分發及宣傳電子煙、加熱煙等新型吸煙產品。

主席，為保障市民健康，政府一直大力控煙，並推出不同措施，包括設立並持續擴大禁煙區、不時上調煙稅等。經過政府和各界多年努力，15歲及以上人士的吸煙率已由1980年代超過20%，大幅降低至現時10%。政府亦已訂下目標，期望到2025年把吸煙率進一步減至7.8%。

這些產品往往被包裝成危害較少的替代品；推介手法更針對年青人和非吸煙者，誘使他們嘗試吸食，甚至轉為吸食傳統捲煙。事實上，這些新型吸煙產品均危害健康和製造"二手煙"，亦未有足夠證據顯示能幫助戒煙。市民大眾或會低估這些產品的害處，甚至慢慢重新接受吸煙的形象及相關行為。

結果顯示所有氣霧樣本都含有尼古丁和焦油，而且含量與某些本地出售的捲煙相若。以上的化驗結果均顯示，這些新型吸煙產品會危害健康。美國於2018年公布的一項大型文獻研究已指出有確切證據顯示電子煙的氣霧含有多種有害物質，長期接觸或會影響健康，例如致癌。海外多項研究亦於電子煙的氣霧化驗出重金屬、致癌的煙草特異性亞硝胺，以及添味劑等其他多種有害物質。含有真煙草的加熱非燃燒煙草產品保留了尼古丁的致癮作用，相信會更受吸煙或想吸煙人士歡迎。獨立或業界資助的研究均發現有關產品的氣霧含有一氧化碳、焦油、亞硝胺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等有害物質。

事實上，即使這些新產品或會比傳統煙草產品含有較少有害物質，也不能被視為較健康的產品。目前亦未有這些有害物質的安全限值。與其使用這些聲稱危害較少的產品，我們建議市民使用已證實有效的戒煙方法戒煙，例如尼古丁替補療法。二英國另一項2018年的研究已指出吸用電子煙與日後吸用傳統煙草產品有強烈關聯。美國於2018年公布的大型文獻研究亦指出有證據顯示青少年吸用電子煙會增加吸用傳統煙草產品的風險。其他國家，例如瑞典、荷蘭、加拿大等，進行的研究也提出門戶效應的證據。因此我們必須及早在這些產品在香港大行其道之前採取行動。三新西蘭衞生部的文件指出，有關這些新產品對個人健康或社會影響的獨立研究不多。各國對這些產品的規管方式有所不同，亦沒有一致意見認為哪種規管方式為最佳。就香港而言，我們必須強調這些新型吸煙產品雖然面世時間尚短，但我們有必要避免重蹈規管傳統煙草產品的覆轍。

去年9月3日，TVB的頻道明珠台播放一個關於電子煙的特輯，該節目剛巧訪問了有份參與局長提到由香港浸會大學進行的化驗的研究員。

我首先談談化驗電子煙的方法。

當然，香港多年來的控煙工作也是不遺餘力的。我剛才亦提到，本港的吸煙率由1980年代的超過20%減至最近的10%。

我們很想了解政府未來立法或修訂法例的時間表，以及如何確保這個問題能夠受到控制？
多謝葉議員的補充質詢。

如果政府當局認為酒精對人體有害，那麼將5%酒精含量的啤酒與40%多酒精含量的威士忌或白蘭地比較，便等於現時有很多報告指出，其實加熱煙的危害——我不是說它是健康的——似乎較傳統香煙少。這等於政府現時禁止向18歲以下人士出售5%酒精含量的啤酒，卻容許售賣40%酒精含量的白蘭地，這等於禁止危害較少的加熱煙，但並不禁止傳統的捲煙。就此，政府如何取得平衡呢？
主席，多謝吳議員的補充質詢。

作為衞生部門，我們有責任讓市民知悉這些資訊，以及保障市民的健康。

我認為市民對於吸煙的禍害有清晰了解，但是，要改變吸煙人士的行為當然需要一些時間。

至於酒精飲品方面，我們亦明白到現時應該多做公眾教育，令市民明白有關的情況。

而且，現時亦未有研究顯示，有關吸煙產品所含的有害物質較少就對健康有較少的影響。

第二，現時的科學證據仍未能確定電子煙是否有效的戒煙產品。從公共衞生的角度而言，有關電子煙害處的比較，應該與不使用任何煙草產品相比，而不是與傳統香煙相比。因此，政府建議市民不要使用任何煙草產品，包括電子煙和新型吸煙產品。我們亦鼓勵市民戒煙。其實，政府多年來大力投放資源幫助市民戒煙。我們希望有需要的市民使用醫院管理局或衞生署資助的戒煙服務，同時，我們亦會持續加大力度進行控煙工作。

第四項質詢。

主席，為保障泳客安全，康文署聘用救生員在其場地執行瞭望、巡邏、救生和救傷等工作。截至2018年8月1日為止，康文署總共有1,959名救生員，包括公務員救生員和非公務員合約季節性救生員。就何啟明議員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一康文署規定現職及新招聘的救生員均需考獲香港拯溺總會頒發的救生章。該會是香港唯一獲得國際救生總會認可負責考核及頒發拯溺資格的機構。康文署就合約救生員的入職要求是申請人須持有該會在最近3年頒發或重新評核的有效沙灘救生章或泳池救生章；而公務員救生員的入職要求包括持有該會頒發的有效沙灘救生章及泳池救生章，以及須持有聖約翰救傷會、香港紅十字會或醫療輔助隊頒發的有效急救證書。所有公務員救生員及合約救生員職位申請人亦必須通過康文署的遴選面試和技能測試。其他適用的招聘程序包括操守審查及體格檢驗等。康文署舉行公務員救生員招聘考試，內容包括遴選面試和技能測試，目的是透過評核申請人的才能、表現及品格，以及測試申請人的體能狀況、拯溺及急救技巧，從而在合資格的申請人當中挑選最合適的人選出任有關職位。在進行新一輪公務員救生員招聘工作前，康文署亦需要檢討遴選面試及技能測試的內容，經整體考慮工作要求、對合適申請人的期望、進行面試及技能測試所需的人手資源、時間、場地和成效等因素後，作適當修訂。例如，有關拯救法測試的項目，已由以往只測試申請人橫胸拖救法的技術，改為要求申請人先徒手潛水至泳池底部約2米水深處搜救遇溺者假人，再以橫胸拖救法拯救，藉以更全面測試申請人。康文署加入有關測試是考慮了實際運作需要，因應署方大部分泳池的水深是2米或以下。在進行面試及技能測試時，遴選委員會按照一套客觀、公平及可量度的評分標準，評審申請人的表現。二所有成功獲聘的救生員，本身已通過有關專業團體的考核，持有有效的認可救生資格，並已通過康文署招聘考試。為了讓新入職的救生員盡快了解工作實務情況，康文署亦會為他們安排一系列的入職課程。康文署已檢視入職課程，由2019年開始，安排新聘的公務員救生員及長期聘用的合約救生員在上任前，首先完成部分入職課程，包括入職實務、入職通識及深化的徒手潛水拯救課程，要求救生員須通過約5米水深的徒手潛水考核。此外，康文署救生員也透過日常於泳池或泳灘的操練加強培訓，應有足夠徒手潛水的技術及體能，在泳池和泳灘的深水處進行搜索或拯救行動，包括較為深水的跳水池。三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辛勞津貼"是工作相關津貼下的其中一個類別。各部門審視工作相關津貼的建議時，必須遵守發放津貼的規管原則，並考慮部門的運作需要、個別職系的固有職務及員工的工作情況等。《規例》列明的有關原則，包括如因應工作需要或基於運作效率所需，要求員工執行額外或特殊職務，並認為有關職務在時間和次數上均屬恰當；或有關職系或職級的薪級結構致使其薪級表未能反映全部固有職務。此外，員工如須在可能引致身體損傷或肢體殘障的工作環境執行職務，而該等損傷或殘障是同職系或職級人員通常無須承受的，才可考慮獲發放工作相關津貼下的"辛勞津貼"以作補償。救生員的職責包括拯救遇溺泳客、照顧泳客的安全、維持秩序及保持泳灘和泳池清潔。在執行日常清潔工作時，救生員或會需要處理泳池內發現的糞便或嘔吐物，或在泳灘協助處理偶有發現的油污或海上垃圾，這些工作並非額外或特殊職務。

主席，政府與何啟明議員同樣非常關注救生員工作時的安全，當然這也直接與市民的安全相關。

很不幸，早前有救生員在泳灘執行潛水工作時意外身亡，令人痛心和惋惜。因此，如何保障救生員的安全，又同時保障市民的安全，這是十分重要的。局長剛才在答覆指出，由2019年開始，新聘任的救生員在上任前需要接受入職課程，要求他們通過徒手潛水至5米水深處的考核。

主席，基本上，所有救生員的入職點是一致的。當然，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合約的救生員會有一些差別，但如果是同類性質的，入職點也是一樣，並同樣需要接受一些在職加強訓練，包括徒手潛水及其他實務訓練。這對保障救生員及泳客本身也是有需要的。我可以保證一點，在聘用救生員時，我們已訂有基本條件，他們需要持有一些救生章。即使入職後，我們也會加強培訓。

主席，很高興聽到局長表示關心救生員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可以保障他們。不過，救生員卻認為署方為他們提供的保障及培訓並不足夠。以潛水為例，當中包括徒手潛水及水肺潛水。大家也知海上浮台的水深超過5米，而浮台周圍設有圍網，保護市民游泳安全，而圍網外還設有防鯊網。

如果游泳網及防鯊網損壞，他們亦要負責處理甚至移除。

因此，每個泳灘及泳池也設有水肺潛水裝備。

至於葛議員提到的防鯊網問題，事實上，防鯊網的檢查及維修工作基本上不需要由救生員處理，現時康文署已聘用外間承辦商專責處理防鯊網的檢查及裝置。

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已經列明，任何人士投考救生員時，須通過當局的面試及技能測試，而技能測試包括不同方面的技能，務求應徵的救生員可以應付謝議員剛才提到的挑戰。

因為，不論是聘請公務員救生員或非公務員救生員，我們也很努力。在過往6年，我們增加了近200名非公務員救生員，而在每年公務員救生員招聘中，我們聘請到的人手也是接近滿額的。

最後，何議員提到有部分救生員無須達到徒手潛水至2米水深處的考核要求，這點並不正確。因為每名入職的救生員也須持有適當的救生章、通過相關考試，並符合徒手潛水至2米水深處的考核要求。

政府於2008年成立兒童發展基金，資助非政府機構和學校推行儲蓄配對和師友配對計劃。據悉，基金的參與情況欠佳，設立10年至今只有約17000名兒童受惠。反觀在新加坡、英國及加拿大等國家，為兒童長期累積資產而設立的全民計劃反應甚佳。例如，新加坡當局為初生嬰兒設立的共同儲蓄計劃，個別年份出生組群的參與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

主席，就議員的主體質詢，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及部門後，我現在答覆如下：我想首先指出政府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的目的及政策目標，與議員提及在外國為兒童設立的儲蓄計劃不盡相同，兩者難以相提並論。事實上，基金只聚焦於10至16歲或正就讀小四至中四的弱勢社群兒童，希望他們能夠利用參與基金計劃的3年時間，鼓勵他們養成儲蓄習慣和建立個人目標。在基金計劃下，每名參與的兒童會獲配對富經驗的義務友師，透過友師的誘導下，參與基金計劃的兒童可以建立自信，學習為自己計劃未來的發展路向。基金的特色是由參與兒童的家庭、贊助計劃或提供義務友師的私人機構、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或學校，以及政府各方共同合作推行。因此，單以參與基金計劃的兒童數目而論斷基金的成效，或以基金計劃與海外性質完全不同的其他計劃作直接比較，我們認為實不適宜。基金計劃每個為期3年，當中有3個主要元素，即"目標儲蓄"、"師友配對"和"個人發展規劃"。這3個元素的設計目的是為參與學員擴闊視野、提升個人能力和質素，以及豐富社會經驗。每名參加者會參與一個目標儲蓄計劃，在兩年內每月儲蓄200元。參加者的目標儲蓄將包括參加者本身的儲蓄、私人配對捐款和政府的特別財政獎勵這3方面，比例為1：1：1，讓儲蓄的總額最多可達14,400元。參加者可於計劃的第三年使用該筆儲蓄來實踐個人發展規劃。同時，營辦機構/學校在基金撥款和義務友師協助下，為參加計劃的兒童和青少年籌辦為期3年並經過特別設計的計劃，指導他們如何作出個人發展規劃，以及如何使用他們的儲蓄、配對捐款和政府的特別財政獎勵來實踐個人發展規劃。營辦機構/學校在計劃的3年期內為參加者、其父母/監護人，以及友師提供培訓和指導，以助他們完成計劃。基金計劃中的"目標儲蓄"雖然有儲蓄、配對捐款及政府財政獎勵的成分，但只是計劃的其中一個元素。基金計劃着重的是培養基層兒童累積無形資產，例如正面態度、抗逆能力及社交網絡等，為其未來長遠發展奠下基礎。另外，勞工及福利局早前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參加者的較長遠發展研究"結果顯示，基金計劃內的3個主要元素，能有效地為基層兒童和青少年提升資源管理和規劃未來的能力，擴闊個人網絡，並建立持續儲蓄的習慣，這些條件對參加者的學業和事業方面發展均有裨益，是未來成功和擺脫貧窮的重要關鍵。進行上述研究的顧問團隊並沒有指出基金的覆蓋範圍過於狹窄，亦沒有就基金提供資助的年期置評。由於基金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儲蓄計劃，擴闊基金的參與範圍至全港所有兒童並不符合成立基金的目的及政策目標。政府現時亦沒有計劃延長基金提供資助的年期。兒童是社會的未來，是社會的接班人。政府一向高度重視兒童的成長及發展，尤其是來自弱勢社群的兒童。就此，政府相關政策局與部門一直在多個範疇採取多方面及針對性的方法，扶助有需要兒童的發展及支援他們的家庭。我們認為，如政府不論經濟條件向所有兒童提供劃一的款項或配對供款作儲蓄用途，這與現時為基層兒童製造一個發展機會更平等的策略並不一致。

主席，我希望局長知道，在政府現時所有經常開支之中，並沒有任何恆常開支是真正為我們下一代預留作儲蓄的，嚴格來說並沒有。試想想，現在面對就業問題、住房問題、生活問題，加上局長日前說"60歲是中年退休"，但又不能申領長者綜援，如何支撐到120歲？

主席，我相信剛才的主體答覆已說出我們的答案。基本上，這不是百分之幾或多少錢的問題。問題在於究竟政策的目標，以及所產生的作用，特別是對於基層兒童，能否給他們一個更平等發展的機會。
主席，基金的目標儲蓄計劃鼓勵每位參與學員定下每月儲蓄200港元的目標，而該計劃的申請資格是其家庭收入不超過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75%，或正在領取經濟援助的兒童。對於經濟拮据的家庭而言，三餐溫飽可能亦成問題，未必有充裕的經濟條件負擔每月200元的儲蓄款項。我想問政府會否考慮降低200元的儲蓄目標，並將營辦機構和政府配對捐款的比例提高至1：2，即兒童儲蓄1元，營運機構和政府各捐2元，以鼓勵更多弱勢兒童參與該計劃？
主席，在2008年推出這個計劃的時候，我們曾委託理工大學進行評估，當時的其中一個問題正是議員所關心的，究竟對於經濟較拮据的家庭，每月儲蓄200元會否有困難。即使我們只看有關資料而不看評估報告，基本上，第一批參與者之中只有1%成員因未能完成儲蓄計劃而退出整個項目。

我罕有地認同蔣麗芸議員的一些說法。

但與此同時，問題是對於坊間批評針對長者綜援的修訂，把申請年齡由60歲延至65歲，局長的回應是當大家有120歲壽命時，60歲便是中年。按照這種邏輯，我完全不能理解為何基金無須延後兒童的申請年齡，由10至16歲改為15至19歲。

當中最重要或有困難的地方在於，因為我們希望計劃為期3年，兩年儲蓄，其間亦提供一些訓練，但當兒童年滿16歲時，便可能開始參與考試，然後身份有所轉變，包括工作或繼續求學等。因此，如果按照計劃的設計，年滿16歲便是上限，所以大部分參與者均是16歲以下，讓他們在計劃的3年期內有足夠時間完成計劃，而他們的身份很多時候仍然是學生。

"主席，我非常贊同建立正面態度、抗逆能力及社交網絡的確十分重要，但我想問局長，基金已推行一段時間，你們有否任何成效指標來衡量兒童在建立正面態度或社交網絡方面的進展？

當嬰兒出生後，政府投放一筆可能是幾千元至1萬元的款項，然後每年由政府和父母共同供款，直至兒童年滿18歲時便可使用，可以用於進修、置業，甚至治病。對家長來說，這是很大的鼓舞和支援；對年青人來說，則是很好的機會，因為他們知道，屆時想唸書便唸書，想置業亦能夠繳付首期，父母無須負擔那麼大。此舉絕對可以鼓勵生育和幫助小家庭，但局長回應說，現在已成立基金，這與外國為兒童設立的儲蓄計劃不盡相同，所以不應相提並論。

我想問局長，是否真正想鼓勵生育，真正想幫助香港的家庭？

因此，考慮究竟我們應否鼓勵香港市民為子女的將來儲蓄，確實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議題，我相信大家可以就此方面再作討論。然而，我們現時的策略重點是幫助基層兒童，令他們有更平等的成長機會。儘管我們相信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或許有些地方仍須優化，但這與如何鼓勵家長為子女的將來儲蓄，是相當不同的政策考慮。
蔣麗芸議員的主體質詢第三部分相當清晰，詢問政府會否考慮參考新加坡當局的做法，為初生嬰兒設立全民儲蓄計劃，局長迴避我們的問題，沒有回答我們的問題......

近年有大量內地訪港旅行團安排團友在荃灣、青衣、紅磡和土瓜灣等地區用膳及購物。有該等地區的居民反映，每天數以萬計的遊客到訪造成不少問題，包括區內食肆和民生店鋪被專門招待遊客的店鋪取代、旅遊巴士違例停泊阻塞交通，以及遊客在街上亂掉垃圾和喧嘩，造成環境衞生及噪音問題。居民的日常生活因而受到嚴重影響。

政府十分重視旅遊業的長遠健康發展，在確保行業穩定有序發展及為社會帶來效益的同時，亦不斷盡力減輕旅客活動對社區構成的影響。就鄭松泰議員的質詢，我答覆如下：一增加景點和分流旅客方面，2017年公布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其中一個策略是培育及拓展具本港及國際特色的旅遊產品及項目，具體指標是發掘不同地區的旅遊特色，迎合不同客群的需要和喜好，並將旅客分流到不同地區遊覽和消費，從而擴大經濟收益和惠及各區。政府一直在不同地區發展新景點及以各不同主題推展具本地特色、文化和創意旅遊項目，以及綠色旅遊等項目。過去兩年，政府連同香港旅遊發展局、香港設計中心及香港動漫畫聯會等機構，先後在中西區推出孫中山史蹟徑更新計劃和"舊城中環"、在灣仔區和深水埗區推出"設計香港地"項目，以及"香港.大城小區─深水埗"地區推廣計劃，促進旅遊之餘，也推廣各區地道文化特色和帶動地區經濟。文化旅遊方面，西九文化區內多項設施正分階段落成，包括將於今年1月20日開幕的戲曲中心和接踵落成的博物館設施，將會是新一個重要旅遊景點組群。此外，每年以設計營商周為牽頭的設計、文化、藝術商業展覽，以及每年3月的巴塞爾藝術展，都是近年吸引旅客的新增主題。旅發局亦一直積極宣傳各種具地方特色的傳統節慶活動，亦有助吸引旅客到訪不同地區。綠色旅遊方面，承接早年成立的世界地質公園，新界東的自然生態和地質旅遊景點亦是部分旅客樂到之處。主題樂園方面，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正推行擴展計劃，於未來幾年將陸續推出新遊樂設施，而海洋公園正在興建全天候水上樂園，預計於2021年或之前落成。二政府一直採取務實的態度，處理入境旅行團為地區帶來的影響，並與旅遊業界、香港旅遊業議會、地區人士和議員等保持緊密聯繫，以推動落實多項針對性的紓緩措施。旅遊事務署連同相關政府部門及旅議會不時與業界代表會面，跟進其接待入境旅行團的情況。在春節和國慶黃金周等內地旅客入境高峰期前，旅遊事務署會召開跨部門會議，加強旅客人流的管理措施。此外，旅議會不時發出通告及聯絡業界，促請他們注意秩序和善用資訊科技加強人流及車流管理，並鼓勵旅遊巴士使用正規泊位。旅議會會透過實地巡視、發出勸諭信和約見等，與涉事業界人士跟進其接待入境旅行團的情況。旅議會亦正研究優化其入境旅行團購物退款保障計劃，要求接待入境旅行團進行定點購物的登記店鋪提出並落實人流管理措施，務求進一步減低入境旅行團對個別地區造成的不便。旅遊巴士泊位方面，政府一直在旅遊及購物熱點等合適地點，增設路旁上落客點和停泊位供旅遊巴士使用，並透過批出短期租約停車場，供旅遊巴士停泊。警方亦會在違例泊車的黑點加強執法，加派人員執行管制。人流秩序管理方面，如某些地區有較多旅客聚集，以及出現人潮或噪音等問題，警方會按需要加派人員到場維持秩序及公共安全。此外，食物環境衞生署會在較多旅客聚集的地點加強街道和公廁潔淨服務，以保持市容整潔，並增加巡查黑點，加強執法。三經過兩年的審議，《旅遊業條例》於去年11月獲立法會三讀通過，為成立獨立法定機構旅遊業監管局奠下法律基礎，並賦權該局制訂行政計劃，規管供入境旅行團進行定點購物的店鋪。政府會建議旅監局在接納店鋪登記前，派員視察該店鋪，以確保其營業處所適合接待旅客，或最少已就旅客人流和車流的管理作出適當安排。政府亦會建議旅監局加派人員到受影響地區巡查，同時制訂行政措施，透過調查及紀律程序，針對屢勸不改、故意不合作及缺乏管理入境旅行團到訪店鋪安排的本地接待旅行代理商或店鋪，進行紀律制裁等處分。旅監局在制訂行政計劃時，將會充分考慮各方面因素，包括行業發展、旅議會的規管經驗及各持份者的意見等。
政府表示會把這些所謂"賤價團"分流到各個地區，其實這是不現實的做法，因為很多地區本身在分區規劃或設計上，無論是馬路、行人路或道路，均從未遇過如此大量的商業活動。其實，現在頗多地區甚至已出現消防車及救護車的救援工作因這些所謂的"賤價團"而備受影響的情況。所以，我想問的是有關治本的問題，政府有否考慮從根本解決問題，限制這類所謂"賤價團"的限額或數量？
主席，多謝鄭松泰議員的建議。一直以來，尤其是近年，我們看到入境旅客人數上升，這可能是由於不同因素，包括新基建項目落成。

這些都是過往這段期間我們邊做邊解決問題的方式，我們會繼續採用。
主席，根據業界估計，每年有500萬內地遊客透過這類超低價團來港，當中超過九成多遊客會前往九龍城區，因為該區已建立整套運作鏈，包括用膳、購買朱古力及珠寶等，因此，整個地區根本已"迫爆"，無法容納更多旅行團。所以，我希望局長能對此高度重視，並成立高層次的協調委員會檢視這事，研究有何措施可逐一落實。

多謝李慧琼議員的補充質詢。

我們亦明白，在個別地區，旅行團的活動確實對居民造成滋擾。

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做工夫。近期，很多議員，包括李慧琼議員或業界的議員，也曾向我們提出可否減少或避免這類入境旅行團，或把旅客分流到其他地方，這些都是我們會與議員及業界人士繼續商討的方向。
主席，我想向局長說，九龍城的土瓜灣現時真的有很多旅行團，一個社區每天要容納1萬人，現時的"旅巴遊客""塞爆"社區，對民生及居民已經造成影響。政府不可以袖手旁觀，只說待旅議會進行改善工作。據了解，政府並沒有每日內地入境旅行團的數字。除了李慧琼議員剛才所說有關超低價旅行團的安排外，政府會否考慮與內地相關當局商討設立一個通報機制，讓部門更能掌握現時每日來港的旅行團數目呢？另一方面，我看到回應的文件指出，旅議會承諾會擴大有關接待旅客團登記店鋪的計劃，並加入一些條款和人流管制的措施，以及加入扣分制。但是，我很擔心究竟力度是否真的足夠呢？政府會否有積極的回應及配合呢？

關於鄭泳舜議員的意見，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有提及，而部分議員也曾提出這意見，也就是對於一些店鋪如納入為旅行社指定到訪的地方，現時旅議會設立了一個登記制度。

主席，"零負"或超低價團費導致社區人流"迫爆"，交通、食肆各方面都出現問題，影響附近的居民，背後是甚麼問題呢？其實背後就是一些無良黑店、"劏客"的黑店，以一些所謂"名牌"，包括朱古力、珠寶、手錶等作招徠，其實大家也知道那些都不是名牌，但其價格卻遠遠脫離正常的市場價格，從而欺騙遊客買貴貨。其實，這除了影響居民外，亦嚴重影響香港的旅遊聲譽。

我想問局長，第一，會否就店鋪的登記設立一個認證制度，由獨立的機構對店鋪進行認證，確認它們售賣的是正貨、優質貨，是貨真價實、物有所值的，而不是隨便的一個名冊制度，甚至可否發牌規管，進一步來說更應該立法將貨物賣得"超貴"、超不合理、"劏客"的行為刑事化？

然而，退款及退貨的安排對於消費者，尤其是對旅客來說，是最大的保證。
主席，我一直也有跟進內地團對地區造成的影響，目前最大問題的是土瓜灣，李慧琼議員剛才已說明有關的情況。當局和旅議會有責任協助解決地區的問題，避免擾民。

然而，這些措施均需要不同的部門協助，例如剛才提到的碼頭需要海事處協助；而啟德郵輪碼頭的業主雖然是政府，但現時的營運商是否願意這樣做和是否願意降低租金呢？我想問局長，就上述的措施，當局是否願意再進一步加強與各方面的合作，主動提供協助，使我剛才提出的措施能夠進一步收效？
我藉此機會多謝作為業界代表的姚思榮議員及相關的議員，因為過往當一些地區出現問題時，他們實際上也有與業界共同討論。

我也知道在短期內，我們會與業界人士再次審視郵輪碼頭在這方面的空間。站在政府的立場來說，郵輪碼頭用作接待郵輪旅客的目的能夠達到，這是正面的；但當然，正如我上星期答覆另一項口頭質詢時所說，在不影響郵輪服務的情況下，郵輪碼頭如仍有空間，亦可作其他用途，例如去年，便有10次這類活動，日後也可朝着這方向進行。我們希望善用整個郵輪碼頭，包括配合大家最近常說的維港渡輪服務，我們樂意與業界研究有否其他新增地點可以作碼頭供船隻停泊之用。

就這些想法，在未來的日子，我們非常樂意與業界及相關地區的議員一起討論。
主席，我謹以《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簡述法案委員會商議的主要事項。

主席，我謹以《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並簡述法案委員會商議的主要事項。

法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4次會議，並聽取了團體及公眾人士的意見。政府當局建議加重就選民登記作出虛假聲明的刑罰，由目前最高的第2級罰款及監禁6個月，提高至第3級罰款及監禁2年。有委員關注到，該項建議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會否減低市民登記為選民的意欲。政府當局解釋，當局考慮到就選民登記作出虛假聲明的罪行的嚴重性，以及公眾對選民登記資料準確性的關注，因此提出了上述建議。政府當局強調，不會輕率將懷疑個案訴諸法庭。如對登記資料有任何疑問，選舉事務處首先會與有關選民澄清。當局並不認為有關建議會影響市民登記為選民的意欲。政府當局亦建議在法例中訂明，提出申索或反對的人士有責任提供與其個案相關的充分資料，讓審裁官、選舉登記主任及有關反對個案所針對的選民知道申索或反對的理由。部分委員關注到，當局會如何評估上訴人有否提供"充分"資料，要求政府當局舉例解釋該項建議中"充分資料"一語的涵義。政府當局解釋，上訴人應具體地提供甚麼資料才算充分，要視乎個案的內容及實際情況而定。由於每宗申索或反對個案的情況並不相同，因此不可能逐一羅列相關的可能情況。政府當局表示，相關修訂主要目的旨在釐清，若上訴人所提供的資料並不充分，審裁官應裁定有關申索或反對不成立。政府當局認為，這有助審裁官更有效地處理相關個案。亦有委員關注到，上訴人是否需要承擔舉證責任。政府當局澄清，上訴人無須承擔舉證責任，但有責任提供與其個案相關的充分資料。政府當局指出，審裁官會在考慮個案的細節、上訴人提出的理由和相關證據後作出判定。此外，委員察悉，根據現行機制，所有申索及反對個案均須進行聆訊。當局建議，就不具爭議的申索及反對個案，審裁官須指示不經聆訊，而只根據書面陳詞裁定個案。政府當局解釋，此項建議會減輕審裁官的工作量，以及減少對有關選民可能造成的不便。政府當局表示，上訴人及有關反對個案所針對的選民如不服審裁官的判定，仍可要求覆核按此機制作出的判定。此外，當局亦建議假如上訴人或其代表沒有出席聆訊，不論上訴人有否就個案作出書面申述，審裁官可選擇直接駁回有關申索或反對個案。此外，關於《條例草案》內建議，就因在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而招致選舉開支的刑責訂立豁免，委員並無異議。政府當局因應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意見，就《條例草案》提出了一些技術性質的修正案，委員對這些修正案沒有異議。主席，以上是我就法案委員會工作的報告，我接着會就《條例草案》表達個人意見。主席，香港的選舉已有數十年歷史，憑着香港人對法治、公平、公正等核心價值的堅持，選舉一直以來都公正廉潔，值得香港人引以自豪。然而，社會狀況過去數十年來不斷改變，香港的政治環境亦急速演進，以致選舉制度的公正性如今受到挑戰，在實務操作上亦產生了一些新問題。政府提出《條例草案》，雖可謂回應了社會一直提出的部分關注和意見，但仍未能處理選舉制度中一些我們認為迫切、有需要解決的問題。

這種規避選舉法例之舉，亦即我們所謂的"棄選過票"策略，其實會在整個選舉過程中造成相當不公平的現象。

而在選舉論壇中，每名候選人，不論來自大黨、小黨還是獨立人士，都有均等的發言時間。

這種在選舉過程中集體放棄參選，並把選票集中在陣營內最後一名候選人身上的做法，確實會令選舉變得不公平。此外，還有一個明顯不過的例子，我們過往亦經常在議會內提出，就是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大家也看到戴耀廷利用所謂的"雷動計劃"，操縱選民投票意向，試圖影響選舉結果。事實上，大家看到在選舉後，社會上和媒體中很多分析均指出，在選舉過程中的民調顯示，有數名反對派資深議員的選情一直相當穩定，但他們最後卻因為"雷動計劃"變成低票當選，有些甚至意外"落馬"。這可謂為了勝利而不擇手段的選舉策略，既操控了選民的意志，亦造成了不公平，扭曲了選舉結果，可說是對我們多年來行之有效及相當受香港人尊重的選舉制度帶來嚴重挑戰。遺憾的是，政府至今仍未就相關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變相容許這些無所不用其極的候選人在未來的選舉中繼續採用這些策略，衝擊我們公正的選舉制度。主席，此外，面對時代變遷和社會演化，我們的選舉法例卻在某些方面未能與時並進。例如，現時有不少香港人基於生活、工作或退休等原因而居於內地；隨着現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策略逐漸落實，往後只會有越來越多香港人回到內地生活、工作，甚至創業或退休。

就此，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可以盡快想法子，作出妥善安排。

主席，我在此要作利益申報，我經由2016年立法會港島區地區直選晉身本屆立法會，按照現行選舉法例和機制，我與其他候選人均有資格獲得政府的選舉資助。可是，由於在2016年選舉中，一位候選人因被政府取消資格而提出法律挑戰，導致政府至今仍未向所有候選人發放相關資助款項。可以說，我與2016年港島區其他候選人都是現行選舉法例的受害者。我剛才提到，儘管有候選人被取消資格、並就此透過法律程序挑戰政府的決定，但在法律上，不論這名候選人能否成功挑戰政府，其實也不影響其他候選人從政府獲取選舉資助的權利。可是，受現行法例所限，只要任何相關法律程序尚在進行，政府就不能向所有候選人發放選舉資助。我期望政府當局盡快修訂相關法例，理順這些不合理的法律條文，否則，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屆滿時，我們這些候選人可能也還未獲發選舉資助。代理主席，由此可見，選舉法例仍有很多問題需要政府當局處理，我們期望政府當局快馬加鞭，處理我剛才提及的種種問題，以鞏固我們一直引以自豪的優良選舉制度。

代理主席，我本來不打算就《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發言，但當我聽到張國鈞議員剛才提出的數點，我相信必須回應。他剛才說現在有些陣營——他不敢說是民主派陣營——經常派出數名候選人，到最後便會出現一位"真命天子"，而其他人則會退選或把選票轉移給該名候選人。

"DQ"的程序有否向候選人提出問題？

他剛才提到最後會出現"真命天子"，現在我們真的不知道最後誰有資格參選和當選，而那人才是"真命天子"。

現在遭取消資格的又不是他，而選民本來可以選出代表自己的聲音，但他們想投票支持的人卻沒有資格參選，誰才是受害人？他還口口聲聲說自己是受害人。張國鈞議員剛才亦批評戴耀廷的"雷動計劃"。泛民的選民想透過組織選票有效確保選票不會浪費，好好地把選票投給他們支持的人，我想問有甚麼問題？我們這些由功能界別選出的議員很清楚中聯辦如何在背後發功。功能界別的選民人數較少，法律界、會計界或其他專業界別所聽到的中聯辦"雷動計劃"不厲害嗎？

他在說甚麼廢話，口口聲聲說現在的選舉制度不公平？

張國鈞議員，你是否要求澄清剛才發言被誤解的部分？
郭榮鏗議員剛才提及的一些用詞，包括"雷動計劃"、"DQ"、"選舉經費"和"受害人"等字眼，確實曾在我的演辭中出現。但他卻故意扭曲，將相關字眼的次序全部調換，例如我提到選舉經費與受害人之間的關係，他卻將我說的"DQ"與受害人拉上關係。我在討論"雷動計劃"時從未提及"DQ"，但他卻將"雷動計劃"與"DQ"拉上關係。他利用次序的調換，從而在邏輯上造成一些誤解，所以我希望能就這方面作出澄清。我所提及的受害人是......因此，代理主席，我希望郭榮鏗議員不要再透過邏輯謬誤、次序調換等"茅招"誤解我的意思。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發言是想表示我認同郭榮鏗議員剛才所說的每句話。對於今天的選舉制度，我們還在討論如何進一步收緊有關選舉開支的規定或其他程序事宜，說起來其實真的很可笑。大家說到現在的法例修訂好像真的會讓我們的選舉制度更公平，但代理主席，你也很清楚知道建制派很多政黨背後的財力，現在的民主派政黨根本無法與之相比，而投入競選的開支亦根本難以界定。大家也看到有候選人在宣布參選前已在大廈掛上巨型廣告，但卻未有計入選舉經費，利用種種名目說自己是甚麼大使。我們看見滿街也是優惠店、超市，全部屬於建制派組織或其衞星組織，無孔不入。
張超雄議員，我提醒你，本會現正就《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的具體內容進行辯論。我剛才容許郭榮鏗議員回應張國鈞議員的發言，但若你論及整體選舉法例，恐怕說得太遠。請你集中討論《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的內容。

接下來，我會先簡單講述《條例草案》的內容，然後簡單回應議員剛才的發言，最後講解當局準備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為準備下個選舉周期，我們已因應過往選舉所得的經驗，檢討了各項選舉法例，以進一步理順選舉程序並使若干選舉法例更清晰和一致。就此，我們建議透過《條例草案》，改善選民登記安排，以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立法會、區議會和鄉郊代表選舉的選舉程序。這些修訂建議已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的第3段至第21段詳述。《條例草案》的建議修訂分為4個方面：a優化選民登記制度；b擴大合資格獲委任擔任審裁官的人選範圍；c引入豁免以免除第三者承擔因在互聯網上發布選舉廣告而僅涉及電費及/或上網費所招致的刑責；及d理順選舉程序及優化若干選舉法例使其更清晰和一致。優化選民登記制度方面，我們建議提高有關選民登記作出虛假聲明的最高刑罰，以加強阻嚇力，以及改善申索及反對機制，以便更有效地處理申索/反對個案，並盡量減低機制被濫用的機會。擴大合資格獲委任擔任審裁官的人選範圍方面，現時只有現職裁判官才可出任審裁官。我們建議修訂有關條文以容許現職裁判官、前任裁判官及已退休的裁判官出任審裁官。此舉可讓司法機構更靈活委任合適人員為審裁官。引入豁免方面，我們建議免除第三者承擔因在互聯網發表意見而構成選舉廣告並為此招致僅涉及電費及/或上網費的選舉開支所導致的刑責，藉此在維持選舉公正性的前提下，避免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透過互聯網發表個人意見時誤墮法網。理順選舉程序及優化若干選舉法例方面，我們的建議包括：a澄清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發出選票的安排；b理順行政長官選舉的點票流程；c理順發出退回或沒收選舉按金通知的權限；d將若干選票視為明顯無效以簡化點票流程；e理順於特定情況下在選票上蓋印的安排；及f若干輕微技術性修訂，這些修訂的詳情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和法案委員會的報告中已有詳細介紹，我在此不再重複。

因此在總結上一個選舉周期的經驗後，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和2020年立法會選舉舉行前的這段期間，我們會陸續將一些選舉條例的修訂提交立法會，希望得到議員支持。

代理主席，考慮到法案委員會助理法律顧問的提議，我們將會就《條例草案》提出若干修正案。建議的修正案全為技術性修訂，旨在令到現時法例及本《條例草案》的建議修訂更為清晰，並不涉及進一步的政策變動。

代理主席，我動議恢復二讀《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希望議員能支持並通過《條例草案》及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讓各項完善選民登記及選舉程序的修訂盡早生效。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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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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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9、11、13至18、20至55、57至60、62、63、64及66至84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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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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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局長會動議講稿附錄他的兩組修正案：第一組修正案旨在修正秘書剛讀出的條文；第二組修正案旨在增補新訂條文及新次分部的標題。就各項修正案的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

我亦動議修正第12及19條。我們建議修正法例內一些提及其他法律條文之處，使對相關條文的提述更準確反映條文原意。我亦動議修正第56及61條。我們建議透過修正有關條文，使之更準確地反映現時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的做法，即選舉主任在上述選舉中須就不予點算的選票擬備報表，不論該等不予點算的選票屬問題選票或是明顯無效的選票。我們亦建議作出相應修訂，更新對有關條文的提述。我稍後為同樣目的將動議新增的第56A、56B、61A、62A及62B條。我亦動議修正第65條。

具體而言，"小組"一詞即選舉委員會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界別分組下的4個小組。

我稍後會動議第二組修正案，繼剛才修正第56及61條後，新增第56A、56B、61A、62A及62B條。我們建議透過新增有關條文，使之更準確地反映現時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的做法，即選舉主任在上述選舉中須就不予點算的選票擬備報表，不論該等不予點算的選票屬問題選票或是明顯無效的選票。我們亦建議作出相應修訂，更新對有關條文的提述。

我們已向法案委員會介紹上述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委員亦支持我們的建議。我懇請委員支持上述修正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就局長的第一組修正案提出待決議題前，我想提醒各位，若局長的第一組修正案被否決，他便不可動議他的第二組修正案。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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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我的第二組修正案，以二讀秘書剛讀出的新訂條文及新次分部的標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秘書已讀出的新訂條文及新次分部的標題，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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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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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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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主席，我會就反對條文的理由發言。

有很多同事認為《條例草案》屬技術性修訂，沒有大問題，通過是合理的。但是，我想在三讀通過《條例草案》之前，提述一下今次法例修訂的內容、背景和觀點。去年5月，我們在事務委員會討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提交的修例建議，當中有部分建議來自2017-2018年度進行的《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報告》，另一些建議則來自選舉事務處內部的周期檢討，據我理解......

整體而言，今次制訂的措施有助簡化點票流程，投票沒有爭議時，流程當然可以簡化，但是當出現爭議時，今次的修訂是否將已故或喪失資格候選人的選票總括列為無效而不予點算呢？這是今次修訂的其中一個核心議題，我相信代理主席也明白。我們一再提出——正如我留意到黃碧雲議員在事務委員會提出質疑，特首選舉只有1,200名選民，每一票也十分重要，所以處理點票流程應該具透明度。我曾向她表示憂慮，當局會否以簡化點票流程為理由，為日後在選舉期間取消候選人資格作出安排，以避免處理令人尷尬或政治敏感的選票。基於以上理由，我整體反對《條例草案》。

我們看到，《條例草案》加重了有關選民登記罪行的最高懲罰。

另外，我們支持精簡選民登記的上訴、申索及反對機制。

黃碧雲議員，我提醒你，本會現正進行三讀辯論......

所以，精簡機制我們認為可以接受，因為政府亦吸納了我們提出的一些意見，指明舉證責任並非由反對者承擔，但要求反對者指稱他人不合乎選民資格時，須提出合理懷疑和資料，我們認為這個要求可以接受。

此外，就"種票"的問題，我認為政府有責任定期查證和調查，而不是發放可以任意"種票"的信息。所以，我希望政府日後可以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認為更可耻的是，政府利用選舉制度，包括選舉主任的權力，褫奪參選人的資格。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向各位提出......

他如何公平、公正？
郭議員，請坐下，現在並非與局長辯論的時間。
所以，代理主席，我希望議員考慮，《條例草案》提出很多具體的建議，事實上是改善了現時的選舉安排，剛才有議員發言時亦提到，應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如果能完善，為何大家不一起去改善？一些關於政治制度、政治安排等的大議題，大家可在很多場合理性地討論，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及香港的實際情況，推進我們的政制發展。

《2018年選舉法例條例草案》。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辯論。"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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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的是，1996年調整標準金額的時候，只把單親成人、家庭照顧者及健康欠佳成人的標準金額提升至基本需要開支的水平，而對一般失業、低收入成人的加幅，則只及其他成年人的一半。社署在1996年確立了標準金額基礎，但詭異的地方是，社署當時訂立的基本需要並不適用於一般失業及低收入成人。而且，社署以全港非綜援住戶最低5%收入組別作為參考標準的做法亦欠缺清晰的理據。社署其後一直根據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每年按社援物價指數調整標準金額，並每5年調整社援物價指數內的權數系統。這種做法只能確保標準金額維持與1996年相同的購買力，即在1996年無法負擔的開支，到2019年的今天也無法負擔。然而，在過去20年，基本生活需要已出現明顯的改變，例如兒童學習、手提電話等在20年前並非生活必需品。因此，維持當年的購買力並不足以讓受助人應付今天的基本生活需要。政府在1999年以"四人或以上的家庭每月平均可得的綜援比低薪工作的工資高"為由，大幅削減健全家庭的綜援金額，三人家庭削減10%，而四人或以上的家庭則削減20%。當局在1999年提出的理據，是採用"平均"綜援金額計算。要知道綜援申領人大部分是老弱傷殘，年老及殘疾人士的基本生活需要較多，獲得的金額亦相對高，以平均綜援金額比較住戶收入及開支，明顯帶有誤導性。當局在1999年削減綜援的安排，同時漠視了在經濟衰退情況下，低薪工作工資過低的問題，亦無視政府在1996年訂立的基本需要基準。這項政策一直遺害至今，以致健全成人及兒童的金額已嚴重偏離他們應付基本生活需要的應有水平。至於補助金及特別津貼方面，1999年削減綜援的安排，同時削減了健全成人個案的各種補助金及特別津貼。

可是，在1999年削減綜援之後，健全成人就被排除在長期個案補助金之外。健全成人若要購買家具及電器，只可以標準金額支付購買用品的費用。由於標準金額主要用於食物開支，結果如何？結果便是要求健全綜援領取者少吃一點來購買耐用品，這根本是於理不合。

直至現在，健全成人和兒童綜援申領人仍然要自行想辦法處理搬遷、租金按金、更換眼鏡等生活所需。翻查資料，羅局長當年仍身為羅議員，即在1999年的1月14日，距今差不多20年。當時的羅議員在立法會上狠批政府削減綜援的安排，批評當年的政府成功塑造"綜援養懶人"的論述，令市民相信濫用綜援和懶人會令綜援支出大增，也令傳媒同意大幅削減綜援。局長當年批評政府採用平均數字，而忽略綜援要幫助的正正是社會上的少數，平均數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具體意義。局長當年請高官親自跟這些領取綜援的單親家庭和孩子傾談，了解他們的實際生活情況，以及他們在成長中面對的困難。不知這可否稱為天意弄人，局長當年又有否想到20年後，自己會成為特區政府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再次面對削減綜援的控訴。第三，收緊長者綜援年齡。局長現時選擇站在雞蛋的另一方，堅持執行收緊長者綜援的安排，要60歲至64歲長者在新政策執行後領取健全人士綜援。可是，正如我剛才提出，健全成人綜援的標準金額本來已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再加上1999年時的無理削減，令成人綜援和長者綜援的金額相差三分之一，這還未計算各種特別津貼。局長現時表示要降低60歲至64歲綜援長者的生活水平，令他們與其他成人綜援領取者的生活一樣那麼差。局長有否按自己20年前所說，親身與55歲至64歲領取綜援的年輕長者傾談，了解他們的實際生活需要？局長當年明確表示，問題是勞工市場非常失調，有太多低知識、低教育、低技術水平的人，對他們來說，適合的工作越來越少，政府不能解決基本問題，卻想利用削減綜援來解決，他相信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在20年後的今天，勞工市場排斥中老年的情況依然，香港依然沒有年齡歧視的法例，長者就業依然沒有標準工時，聘用長者依然沒有稅務優惠，政府依然沒有牽頭聘用長者。因此，我依然相信，政府不能解決基本問題，卻想利用削減綜援來解決，我相信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至於對年老和健康欠佳人士可獨立申請綜援，代理主席，我必須評論綜援以家庭為申請單位的安排。不少長者和殘疾人士即使面對經濟困難和醫療需要，但仍然要與家人同住，而未能符合申領綜援的資格。

綜援以家庭為申請單位的做法，對需要家人支援照顧但家庭經濟困難的長者及殘疾人士非常不利，令他們面對兩難，一是遷出獨居，一是繼續與家人"捱窮"。如果長者和殘疾人士為申領綜援而遷出，便會增加政府的公共開支，畢竟房屋、日間照顧服務等均涉及公共資源。本來鼓勵家庭照顧可節省公帑，但制度卻反而鼓勵長者和殘疾人士獨立居住，增加公共開支。代理主席，其實綜援制度千瘡百孔，罄竹難書，即使多給我半小時發言，相信也未能說完。為體現重視人的價值，保障個人抵禦經濟和社會改變所產生的不穩定性，使人能滿足當下並且計劃將來，這些便是社會保障的初衷，也是綜援的初衷。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提出的議案，以及所有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邵家臻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5位議員要動議修正案。

這項議案來得非常合時，因為政府多年來沒有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最近更在沒有任何檢討或實證下，進一步收緊長者綜援的門檻，把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這個制度本身已經千瘡百孔，非常落後。

舉例而言，我們曾經處理一位60歲以下女士的個案，她中風後吞咽極度困難，需要使用胃造口進食。醫生認為她每天需要喝6罐營養奶，每罐營養奶需費25元，每天單是這方面的開支便要150元，每月需要4,500元。但是，在現行綜援制度下，特別膳食津貼的固定金額只有1,095元。另一宗個案，一位中年女士的丈夫嚴重中風，基本上已變成植物人，需要長期臥床。

過去的數字為三四千宗，當中年老、永久性殘疾及健康欠佳人士佔大約80%。截至去年12月底，即使未計算全年的數字，已經有接近3,000宗涉及老、弱、傷殘的綜援申領人，佔整體數字的86%。這些數據顯示綜援制度亟需檢討。我們最近與包括職業治療師在內的專業人士討論，他們建議殘疾人士使用輔助儀器，包括電動輪椅。但是，當他們申請綜援時，社會保障辦事處發現輪椅特別昂貴，便不會批准。即使有專業人士推薦，仍然不批准。可以想象他們要靠其他補助，例如申請基金來幫助購買相關儀器，我們覺得這樣簡直是匪夷所思。至於豁免入息方面，已經12年沒有作出修訂。

但是，制度的計算方法非常苛刻，在2016年政府表示知道計算方法苛刻，但沒有作出修改，只是透過關愛基金向殘疾人士發出額外補貼，但其實整個制度根本需要改善。而且，綜援根本是個拆散家庭的制度，正如邵家臻議員剛才所說，長者如果與家人同住，家人所有收入和資產一定要計算在內。政府取消"衰仔紙"，但其實只是形式改變，制度沒有改變。

最後，我們認為要擱置收緊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政府說現在的大趨勢是人們越來越長壽，越來越健康，65歲前可繼續留在勞動市場，這當然有其道理。但是，將這個大趨勢套用在領取綜援人士身上，60歲至64歲這組群的人現在大約有25,000人，究竟是否適用於他們身上？

勞動市場是否有很多工作適合他們呢？不能因為長者整體上較以往健康，有病人到醫管局求診，便說"你61歲不可能生病，長者整體健康較以往佳，不應該生病，所以不會為你治病"。但這就是現在政府做的事。

甚麼實證也沒有拿出來便強行收緊綜援門檻，這是不仁不義，還說關愛？

政府落實在今年2月1日起將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提高至65歲，消息一出，社會上下各階層以及議會內不同黨派的議員無不狠批，因為政府這種做法是直接向一群最基層的長者"開刀"。申領綜援需要接受審查，有需要者才會申請，符合資格領取綜援的人士都是社會上最弱勢的社群。政府解釋，推行這項政策的原因在於香港人的平均壽命延長，並要順應近年退休年齡延至65歲的大趨勢。然而，我認為這個理由非常"離地"。政府辯稱，現時只有大約25,000名60至64歲人士領取長者綜援，每年此年齡組別的新增個案估計亦不超過2,000宗，涉及的人數和金額都不是很大，更何況現時已領取長者綜援的人士不受影響。現時很多大中小企業的退休年齡仍是60歲，很多從事低技術行業的人士未到60歲已熬得五癆七傷。在新政策下，這些長者每月所獲發的標準金額較舊制相差1,000元；一年下來，總金額便相差逾12,000元，這還未計算長者綜援附帶的一些醫療和復康等津貼。對於捉襟見肘的長者而言，這絕非小數目。與此同時，政府在推動此政策時也犯下3個錯誤。第一，漠視民意：政府沒理會社會上的反對聲音，就連立法會議員紀錄在案的反對意見也視而不見。第二，繞過常規：政府在2017年提出該項政策，卻一直沒有將之提交福利事務委員會加以討論，議員只能在討論其他相關議題時表達反對意見。第三，欠缺周詳的配套措施：官員強調60至64歲長者可參加中高齡就業計劃，惟翻查紀錄，2013年至今，每年只有2,000多宗中年再就業的個案，當中涉及60歲以上長者的個案在2017年只有250宗。議會內外齊聲反對，但官員的態度至今仍是鐵板一塊，局長和特首均表示該政策毫無改變餘地，實在令人非常憤怒。上星期，特首說了一番具爭議的言論，我在這裏不再複述。我代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重申，我們支持財政預算案只為了4個字——顧全大局。預算案是政府整體的開支，涉及全港市民及公共服務，我們絕不希望香港政府陷入財政懸崖——就如現時的美國，其政府部門因為不獲撥款而要停止運作——影響整個政府和社會的正常運作。然而，這並不代表民建聯支持預算案中所有細項。因此，假如說批准預算案便等於支持提高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難免令人感到非常不公平。事實上，自從2017年時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把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提升至65歲，民建聯便一直反對。過去兩年，我和地區的長者到過立法會向局長請願和遞信，我亦提出質詢表達不滿。在前年的施政報告辯論中，我亦發言指出該政策實在非常錯誤；在同年的預算案辯論中，我更直言此為預算案的敗筆。可惜，我們多次反映意見，政府仍無動於衷。平心而論，一般人都想有理想工作，生活安穩，自給自足，不會期望領取綜援，靠政府接濟。一群60歲至64歲的長者要領取綜援，背後必有其原因。然而，政府不但沒有盡力幫助他們，還透過這項政策削減他們的福利，強迫他們工作，無疑是向窮人"開刀"。我們期望政府審慎三思，立即擱置調高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的計劃。故此，我在修正案提出："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維持於60歲，並擴展'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至內地其他省份"，以加強對基層長者的保障。除此之外，針對現時政府對單親、殘疾人士及現有綜援戶的津貼亦不足，我亦在修正案中要求政府改善。代理主席，在今天的議案辯論，大家都會聚焦調高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的問題。但其實，檢討綜援計劃十分重要，尤其是現行制度已訂立多年，每年調整津貼額所依據的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仍參照20年前的生活基準，做法明顯過時。我在修正案提出，要確保不同綜援類別申領人獲得更適切的支援。

對於邵家臻議員的原議案以及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民建聯表示全部支持。

代理主席，特首林鄭月娥一直聲稱以改善民生為己任，但上任兩年多以來，卻絲毫沒有解決貧窮問題。根據扶貧委員會最新公布的資料，2017年的貧窮人口突破1,377 000人，貧窮率高達20.1%。即使計及政府恆常的福利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仍有1,010 000人，反映貧窮情況並沒有實質改善。

再者，政府曾在1999年不按機制大幅削減三人及四人家庭的綜援金額，其後亦一直沒有調升，這反映了綜援制度並沒有與時並進，金額偏離了應有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特首首要做到的，是立即改革安全網，但她卻偏偏倒行逆施，堅持不推行全民退保等工作，而且在毫無財政壓力和研究基礎下，把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無視長者享有基本生活的權利。在收緊領取長者綜援的資格後，60歲至64歲的申請人會視作"健全成人"，每月的綜援金額較長者綜援金額少了足足1,000元，更會失去每年2,240元的長期個案補助金和每月340元的社區生活補助金等，亦不再符合資格領取電話費津貼和覆診交通津貼等，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政府聲稱調整是行政需要，以及旨在促進老年就業，這真是聽到也令人十分憤慨。新措施一方面削減了60歲至64歲長者的綜援金，迫使他們參加"自力更生計劃"；另一方面，卻忽視了他們的就業困難，沒有增加任何資源和推出鼓勵措施以協助長者就業，並確保他們在勞工權益上受到保障。

因此，我促請政府立即撤回收緊領取長者綜援金資格的措施，讓長者自行選擇就業與否，而非強迫他們找工作。代理主席，其實這並非鼓勵，而是懲罰。此外，租住私樓的綜援戶面對的"超租津"情況也相當嚴重。

因此，我在修正案提出應以綜援申領人租住私人樓宇的實際租金升幅，計算其租金津貼的金額，是希望政府不要推卸責任。此外，代理主席，我想重點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成人津貼。政府在1999年及2003年以經濟蕭條為由，在未有評估實際生活需要水平的情況下，分別兩次大幅削減三人及四人家庭的綜援金額，並削減了多項健全人士的補助金和特別津貼，包括眼鏡、牙科和搬遷津貼等，使他們失去基本需要方面的保障。即使近年經濟已經復蘇，但政府卻從未重新發放這些津貼和補助金。事實上，目前最受削減健全家庭津貼和補助金影響的健全家庭，大多數也是單親、失業人士或低收入的個案，合共佔整體綜援個案約兩成。在缺乏搬遷津貼和按金津貼等房屋津貼的情況下，不少健全的綜援領取者在搬遷時須以借貸或節衣縮食來解決財政困難。

代理主席，最令人擔心的是，身處這些家庭的兒童不單只能不斷壓縮他們應有的、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開支，以致削減他們學習和發展的機會，亦令本來已經缺乏資源的基層兒童變為更弱勢的社群。事實上，關於跨代貧窮的問題，《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現時兒童貧窮人口上升至177,000人，貧窮率高達17.5%，足見現時政府為兒童及家庭推出的扶貧措施是何等無力、何等無法讓人覺得政府有心解決問題。因此，我在修正案內提出，"不論年齡及殘疾與否，按照綜援申領人的身體狀況及需要，為他們提供牙科治療及眼鏡費用津貼"；並要"為沒有與長者、殘疾人士或健康欠佳者同住......"的綜援家庭"......提供長期個案補助金"，以解決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我亦希望同事支持我的建議。最後，代理主席，現時長者及殘疾人士類別的個案佔整體綜援數字約八成。

所以，代理主席，我覺得如果我們再堅持以家庭作為單位，很多殘疾或需要照顧的人便無法得到照顧。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夠在這方面切實作出改變。雖然政府在2017年廢除了"衰仔紙"，但只是簡化了行政程序，長者仍然不能獨立申請綜援。由此可見，以家庭為申請單位的要求對解決現時情況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既不能夠照顧同住的長者或殘疾人士，也無法向他們提供支援，反而鼓勵他們離開家人單獨居住，令家庭分離，亦變相令政府須作出更多承擔，可見這並非一件好事。因此，我希望政府能放寬限制，允許長者及殘疾人士獨立申請綜援。代理主席，除了上述措施外，最重要的一點是，政府應重新計算已有20多年未作檢討的"基本生活需要預算"，令綜援標準金額與時並進。

今天，張超雄議員和區諾軒議員提出擱置政府極之錯誤的決定，即是把60至64歲領取綜援人士剔出長者綜援之外。我們看看實際的情況，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的數字顯示，於2016年，在1,600 800名60歲以上人士當中，竟然有330,500人屬於勞動人口，七成介乎60至64歲，佔2016年整體勞動人口數字的9.1%，較20年前多出4.3%。香港是一個極為貧富懸殊及欠缺足夠支援的社會，其實很多長者均沒有選擇，而且正如大家都知道，綜援並不等於"派錢"。第一，綜援自1990年代推行以來，即由1996年至今近23年亦沒有重新檢討。

即使在這個情況下，政府仍然認為未夠毒辣，還要再多加一刀。

基本生活需要的開支本應是補充綜援不足的援助額，在1996年之前，這是根據基本生活需要和物價指數來制訂，讓赤貧人士維持相同購買力，至少能有尊嚴地生活。不過，政府自1996年至今並沒有對生活需要進行檢討，我不再重複現時基層人士可能遇到的問題，包括手提電話或上網等。第二，大家應該還記得，政府當局於1999年將三人和四人家庭的綜援金額大幅削減10%及20%。當時發表的報告，今天看來仍然非常涼薄和有抹黑之嫌，該報告指政府當時由於實施低稅政策，認為四人以上家庭所得的款額比低薪工作的工資高很多，利用這些做法抹黑、分化社群。事實上，在現時領取綜援的人士當中，一半以上是長者，再加上殘障人士，佔總數超過七成；另外一成是單親家庭，一成是低收入人士，而真真正正有能力但領取失業綜援的人士僅佔不足10%。政府是始作俑者，利用其宣傳機器提出"綜援養懶人"的說法，但時至今日，這種說法完全是極之侮辱和不符事實的。

大部分領取綜援的人士，無論是健全人士或現時60歲以上的長者，或將會被政府剝奪領取綜援資格的人士，均苦無其他方法，很多在年青時已經用盡身體的勞動力，以致七癆八損，令他們無法工作，才會甘心領取極之微薄的所謂"長者綜援"。第二方面，大家都知道現時的綜援基本上不能應付基本的生活需要。以租金為例，現時有一半以上的領取綜援人士居於私樓，而"劏房"的租金中位數是4,500元，人均面積只有57平方呎，很多"劏房戶"的廁所、電飯煲及床全部均處於這57平方呎內。政府的政策失敗，大家有目共睹，現時的公屋輪候時間已長達5.5年，這個問題只會越演越烈，在不久的將來，可能要等待7年才得到第一次"上樓"機會。這些均源於政府極之惡劣的房屋政策，令大家一同受害。

政府涼薄、漠視基層，與其能力實不相稱，我們坐擁1萬億元盈餘，政府在香港金融管理局有超過3萬億元儲備，但卻聲稱沒有能力應付日後的社會開支，然後以"一刀切"的方式處理。最難聽的是——有人說比粗言穢語更難聽——"林鄭"說自己"年過60歲仍每天工作10多小時"，如果人人有豪華房車接送，居於1萬平方呎的大宅，有數以萬計的官員作為下屬，不如倒過來，請"林鄭"與年過60歲的羅致光局長每天掃街、洗廁所，然後讓這些長者有機會做一天特首。這個涼薄的政府、涼薄的社會、涼薄的特首，只會繼續推行這些不近人情的政策。

羅局長又告訴大家，當大家120歲，60歲剛好是中年。

說完這番話，不如大家讀一讀歐陽達初最近撰寫的一篇文章，在《明報》刊登，名為"收緊長者綜援的荒謬與老年就業政策方向"。

若是徐英偉、羅局長那樣的管理人員或是在大學任教的人，生活一定十分優越，"住洋樓、養番狗、飲紅酒"，無論如何也不會面對一般基層市民、甚至很多正在領取綜援的市民那樣的工作處境。

外國國家討論延長退休年齡時，是連同退休金或養老金一併檢討的。

對於2015年6月1日之後入職的公務員——我不知道是否包括徐副局長——文職職系的退休年齡已經由60歲提高至65歲，而紀律部隊職系的退休年齡由55歲或57歲提高至60歲。

有議員剛才提到，綜援制度已久未作整體檢討，綜援金額至今仍是按照物價指數作出調整。

局長試想一下，20年前制訂這些標準時，是否有這麼多人使用電腦和智能手機？

即使是基層的學童，很多時也要參加課外活動。

此外，也有一些家庭擔心青年人工作不穩定，一旦脫離了綜援網，有可能隨時會失去工作，結果會面臨經濟困境，因而要維持貧困處境。

區諾軒議員，你是否想提出規程問題?
首先，我感謝邵家臻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亦感謝提出修正案的5位議員，包括張超雄議員、梁志祥議員、梁耀忠議員、郭家麒議員和區諾軒議員。我們亦樂意藉此機會聆聽議員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意見。綜援計劃的政策定位是作為社會保障的最後安全網，幫助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應付生活最基本的需要。綜援申請人均無須為計劃供款，但須通過經濟狀況調查，以確保公共資源用於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身上。我們與各位議員一樣，希望能為弱勢社群提供適切的支援。在綜援計劃方面，若單看援助金額，以四人家庭為例，他們每月平均可獲約15,000元，個別家庭可視乎成員的組合或特別情況獲得更高的款項。若把現時綜援平均金額與全港最低支出25%的非綜援家庭每月的平均支出相比，綜援金額在所有住戶組別都較後者的相應組別為高。另外，我們每年都會根據物價指數的變動調整綜援金，以維持金額的購買力。在2012年至2018年間，綜援金額已累積上調約30%。按照上述既定機制，金額將在今年2月1日起再調高2.8%。事實上，綜援金額除按機制每年調整外，政府亦會按需要檢視綜援計劃的安排，並推出針對措施，以照顧綜援受助人的需要。例如：a在2014-2015學年起，額外增加綜援中小學生與就學有關的津貼額，以進一步支援他們的學習需要；b在2016年10月起，在關愛基金下推行試驗計劃，提高綜援殘疾受助人的豁免計算入息上限，以進一步鼓勵他們就業；及c在2017年11月起，優化關愛基金下名為"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住戶提供津貼"的援助項目，在計算津貼額時考慮合資格綜援住戶實際交付的租金，並以此作為日後可能恆常化的一個運作模式。上述措施都是具針對性的項目，照顧特別需要關顧的綜援受助人。我要強調"針對性"這3個字。我相信大家都同意，政府應小心運用公共資源，任何對計劃作大幅並"一刀切"優化的建議，均無可避免地減少我們將來為其他受助人提供更適切支援的空間。另外，我們亦不能忽略一個重要事實，就是綜援計劃只是政府整個現金援助政策的其中一部分。我們設有多項照顧不同需要人士的措施，而事實上，針對長者群組的津貼支出——即高齡津貼和近年推出並已大幅優化的長者生活津貼的支出——已遠超綜援計劃，並預期將隨着人口高齡化以非常可觀的幅度繼續增加。另外，由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大幅改善而來的在職家庭津貼亦出現支出顯著增加的趨勢。具體而言，這些近年推出的重大優化措施包括：a分別在2013年推出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和2018年推出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現時近53萬名長者正領取長者生活津貼，是最受長者歡迎的現金援助項目，其中約47萬人——即約90%——領取現時每月3,485元的高額津貼，這個金額在2月1日起亦會增加，比普通長者生活津貼現時領取的2,600元多出約900元；b分別在2013年推出廣東計劃和2018年推出福建計劃，便利選擇移居至該兩省的香港長者，使他們無須每年回港亦可領取高齡津貼。2018年的施政報告亦宣布將這"可攜"安排擴展至長者生活津貼；及c在2016年推出低津計劃，以加強支援沒有領取綜援的低收入家庭，並在計劃推出一年後作全面檢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政府在2018年4月已實施多項改善措施，並把該津貼易名為職津。我們欣悉職津計劃至今收到來自超過50,000個住戶的申請，當中包括約22,000個從未申請低津的全新住戶，使職津的總支出顯著增加。上述措施使多項津貼計劃無論在申領人數和津貼額均大幅增加。與此同時，在經濟平穩發展，失業率之低可說是全民就業，以及政府一直推行保障及支援就業政策——包括2011年5月起實施的法定最低工資——的背景下，綜援計劃的申領人數近年亦穩步下降。截至2018年11月，綜援整體個案數目為227,489宗，是自2000年以來的新低。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其中因失業和低收入而領取援助的個案分別是自1996年和1997年的新低，較歷史高峰同樣下降約八成。現時超過九成的受助人都是因為老弱傷殘或單親而領取綜援。綜援的申領趨勢一方面反映香港市民自力更生的精神，亦提醒我們要繼續鼓勵和協助有工作能力的健全綜援受助人透過持續就業自力更生。另一方面，我們亦應考慮如何透過綜援計劃及其他相關的政策措施，繼續為弱勢社群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支援。主席，我歡迎各位議員對綜援計劃及相關政策提出意見。

那位建制派人物回答我︰對不起，這不是福利，而是權利，他當時以英文說："Sorry, it is not welfare, it is a right."，連建制派的人亦這樣說。今天這項議案，原本是不需要討論的，因為《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五條訂明，香港的福利制度當然可以更改，但須端視兩項條件，第一是經濟條件，第二是社會需要。為何會無故將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呢？

若說是社會需要，此舉則是反其道而行。

政府現時的說法，好像都是說香港人不明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老實說，世界衞生組織將長者的定義定於65歲或以上，事實上是65歲，大家可確認這件事而對政府公道一點。事實上，長者醫療券原本亦是70歲才可申領，現時已降至65歲。政府不是完全沒有做事，它也做了一點事，這是其中之一。

然後記者再追問她，她才說自己說話可能比較直接，不好意思，以後會圓滑少許。這並非圓滑的問題，不是如何解釋政策的問題，而是政策本身已經是一個問題。"林鄭"昨天言若有憾地說，這不是她最先提出，而是上屆特首梁振英在2017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她不得不做，她這樣是講大話。

為何一定要跟隨他？她作為特首，如果反對或不同意，首先可以擱置。張超雄議員的修正案便述明，要求她擱置由60歲提高至65歲的新規定。

甚至是稍後的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她可以要求陳茂波在預算案中表示，政府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將提高至65歲的門檻還原至60歲。因為這項福利、這項權利是已經存在的事實，忽然要將之剔除，而沒有一套好的說詞，真的說不過去。

她說政府絕對不是為了省錢而更改年齡限制，我亦估計此舉不能節省很多錢。

這並非香港應有的管治態度，而是要真心關心香港。尤其是我今次亦看到建制派......他們向來說以民生為先，而這是非常關乎民生的議題；我們正正要抓緊，要求她撥亂反正。

主席，首先感謝邵家臻議員今次在這麼適當的時候提出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議案。令人感到遺憾的是，羅致光局長今天竟然沒有出席立法會的辯論。我們今天早上仍看到局長在這裏回答議員的質詢，但此刻他竟然離開了。究竟他是想逃避議會對他施加的壓力，還是另有原因呢？可能只有局長自己才能解答。

但值得注意之處是2017年和2018年的增幅稍遜，分別只有100元和50元。大家聽起來未必明白，而現在很多在職人士其實對這些金額未必有實際概念。

但我想特別指出的是，為甚麼政府今次會引起這麼大的爭議？

現時60歲至64歲的人口中，有五成人只有小學或以下的教育程度，當中大部分均是出賣勞力的基層邊緣勞工。即使他們真的能退休，能否獲取一筆可觀的遣散費？即使他們能獲取一筆遣散費，又是否足夠他們退休所用？實際上，部分人士所獲取的金額根本不會超過申請綜援的4萬元資產上限。換言之，其實當中大部分人士非常需要協助。事實上，我們也要認清一種社會現象，要明白現時需要大量體力勞動的工種的僱主會否聘用60歲以上的年青長者。正如毛孟靜議員剛才所說，我們在社會上看到的個案比比皆是。我們亦了解到，部分僱主不願意聘用年青長者，除了因為考慮到他們力有不逮外，他們可能較易受到工傷亦是僱主不願意予以聘請的其中一個原因。在種種連鎖效應下，如果我們仍然認為年青長者不需要照料，可繼續留在勞動市場，我相信這是顯示局方非常"離地"的明顯例子。主席，更重要的是現時長者綜援與成人綜援的標準金額相差1,025元，差額近三分之一。除了標準金額外，長者綜援受助人現時可以按其個別需要，以實報實銷的形式申請牙科、眼鏡等特別津貼，但成人綜援則沒有相關津貼。更重要的是成人綜援的申請人很多時除了因資產限制而要變賣私人物業以符合申請資格外，亦要自力更生再就業。在這群人士中，大部分人本來也不介意這樣做，但正如我剛才所說，他們能否做得到才是我們真正關注的問題。現時政府在未能確保60歲至64歲人士的基本生活所需的情況下貿然壓縮對這個群組的支援，對他們的影響深遠。這不單影響個別人士，更向整個社會傳達極其惡劣的信息。我相信就這一點而言，特區政府根本沒有任何有理據的回應。因此，主席，公民黨當然反對政府今次貿然收緊長者綜援申請人的資格。社會福利署的數字顯示，截至2018年10月，在按個案類別劃分的綜援個案中，年老個案佔總申領人數六成，而低收入家庭及失業綜援申領人的數目亦持續下降。

主席，我們不妨想想，一個家庭中的健全成人的每月標準金額不多於2,500元，根本無法追上通脹。如再加上他們因沒有機會入住公屋而要租住私人單位，相關的標準金額根本不足以讓他們在市場上租住一個合理的單位，過正常的生活。可想而知，申領綜援的人士的情況非常困難，而他們亦是因此才迫不得已繼續尋求社會協助。主席，今次特區政府的做法和回應令人憤怒之處是，當我們如此慷慨地協助其他受天災人禍影響的國家時，政府對香港的長者、一些曾為香港作出貢獻的人似乎顯得過分冷漠。

究竟是否真正協助香港人呢？主席，其實標準綜援金額準則的釐定自1996年至今未有任何改變，我們需要的反而是藉今次機會重新檢討如何真正協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這才是我們應做的事，而非反其道而行，對有需要的人聽而不聞，而我相信這種做法並非香港在現今21世紀應有的態度。

主席，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目的，是以入息補助方式，為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使他們的入息達到一定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按個案類別分析，在2017年，年老個案仍是所有綜援個案中最大的類別，有144,198宗，佔整體個案數目62%；緊隨其後的是單親個案，有25,792宗，佔11%，以及23,632宗健康欠佳個案，佔10%。年老個案仍是所有綜援個案中最大的類別，主要原因是大部分長者的積蓄有限，有些甚至沒有任何積蓄。在欠缺全民退休保障的情況下，長者只能夠透過綜援來應付基本生活開支。然而，近年來，綜援金額不足以應付不斷上升的物價，最終導致他們連最低的生活需要也不能夠輕易應付。由2018年2月1日起，以一位60歲或以上的健全單身長者為例，他每月獲取的綜援標準金額只是3,485元，與2017年2月1日的3,435元比較只增加了50元。以每月30天計算，綜援金額平均每天只增加了1.67元，但物價指數卻不斷上升。統計處的資料顯示，把2018年10月份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與2017年同月的數字比較，醫療服務的價格增加了3.4%，電力、燃氣及食水的價格增加了4.1%，食品的價格亦增加了3.1%。綜援金額每天只增加1.67元根本追不上通脹，實在無法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主席，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去年6月至7月向206名健全成人綜援申領人進行問卷調查，發現綜援金——特別是補助金及特別津貼——不足以應付基本的生活需要，甚至有申領人需要借貸來解決生活所需。原因是自1996年起，綜援制度下健全人士的搬遷、牙科治療、電話費等特別津貼及補助金已被削減。他們為了應付基本生活開支而忍受牙痛、眼疾的問題，延遲或拒絕求醫而導致病情惡化。除了補助金及特別津貼不足外，綜援申領人入不敷支的主要原因，是租金津貼大多不足以應付實際租金，這問題以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申領家庭特別明顯。早前發出的福利事務委員會文件提及，根據社會福利署的紀錄，有六成綜援申領家庭領取的租金津貼未足以支付私人樓宇住戶的租金。雖然政府表示已透過關愛基金向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申領家庭伸出援手，但更好的做法是先調整綜援制度的租金津貼，為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申領家庭提供合理的津貼援助。主席，對於政府以香港人均壽命延長及近年退休年齡延至65歲的趨勢為由，公布下月起把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改為65歲，社會上迴響很大，不少人批評政府漠視此年齡層的長者。那些60至64歲有經濟需要的長者，日後只能夠申領成人綜援，每月標準金額是2,420元，較長者綜援的金額少近1,000元。

我重複：是剝削市民，虐待香港人。

結果，香港人在這個奇怪的特首選舉下，竟然兩邊也相信，他們相信"林鄭"真的會關心長者，也相信曾俊華會變成民主派。因此，我一直以來也呼籲香港大眾清醒一點，要知道香港特區政府根本從沒有改變，只會與大地產商及大陸財團一同剝削市民、虐待香港人。有些人會認為我的講法偏激，因為我的立場過於鮮明，只會投反對票。張建宗近日說了一番話，提出香港的長者服務政策，是以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並鼓勵長者積極樂頤年。

黃子華說，如果有一名香港人說"我真的很喜歡上班"，他認為這個人必定是鬼上身，否則便是"搵鬼信"。張建宗曾擔任勞工處處長，"林鄭"以往亦曾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他們兩人也是政府高層，他們的言論可以代表整個政府的思維，就是："香港人，你老了嗎？

在長者綜援年齡的修訂上，我只可以說，這只是反映了香港政府冷酷無情一面的冰山一角。

據他們分析，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和2元乘車優惠是一個誘因，令很多長者有意重返勞動市場擔任兼職。

在2015年，有一名73歲的保安員被揭發謊報年齡，少報了11歲，然後被判監4個月，這是2015年的案例。

年齡60至64歲的在職貧窮長者有多少人呢？

主席，我不知道局長回去會否修煉長壽的秘訣，希望活到120歲，還是會想一想是否真的須作出修改，擱置2月1日的方案。

在1959年至1964年出生的人，現時是55至60歲，而在1955年至1959年出生的人，就是當局說的60至64歲。他們是在"嬰兒潮"出生的一代，大部分均目睹父母艱苦工作。

他們有骨氣、願意捱苦，如果可以的話都不會申領綜援。我相信到了60歲而要申領綜援的人士真的是迫不得已。

誠然，國際上所謂長者的年齡的確延後了，我們在立法會發言時亦經常引用聯合國的新年齡表。不過，香港社會實際上並未做到我們所期待的幾點：第一，我很早便已提出建立"銀髮經濟"，希望讓剛踏入60歲、甚至在55歲便很早退休的人士有機會再就業，因為他們不習慣留在家中。這些人可能從事顧問工作，但在現今的香港，他會被降職，甚至有些人真的會因為生活艱難而轉任更基層的工作。這些並非申領綜援的人，申領綜援的人是"有頭髮也不想做瘌痢"的。

市民的眼睛十分雪亮，我認識的警隊朋友要在55歲退休，具備專長的可以轉任保安或其他工作。律政司在報章上說很多60歲的人要離職，只是以3個月合約的形式重新聘用。

根本不是以65歲作為退休年齡。我現在想說回政治。

希望政府聽取我的意見，最少給予一個過渡期，讓55至65歲的人可以有所準備，而不是立即推行。

正如剛才梁美芬議員所說，其實真的"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覺得每宗綜援個案都有其困難的故事。我的發言會集中於綜援計劃下的租金津貼和長者綜援兩方面，無論是補助金或特別津貼的金額，或釐定金額和津貼的機制。綜援制度在1996年已經實行，我覺得現在是適當時候進行檢討，檢視補助金額是否足夠。以剛才提到的租金津貼為例，政府向綜援戶發放租金津貼以應付住屋開支，其原意是每月津貼金額相等於住戶實際支付的租金，或按符合領取綜援資格的住戶成員人數所釐定的最高金額。政府每年會按租金指數變動調整最高金額。

當大家聽到深水埗一個100平方呎的"劏房"租金隨時也要4,000元、5,000元的時候，我們看看2018年2月1日起的津貼最高金額，1人津貼只有1,835元，三人家庭只有4,800元。我認識很多露宿者都是因為這千多元根本不足以應付租金或水電費用，在沒有辦法下只能露宿街頭。現時約有20萬宗綜援個案領取租金津貼，六成來自公屋戶，其餘則居於私人樓宇，特別是院舍或"劏房"。根據社會福利署的資料，九成七綜援戶可獲全數租金津貼，但私人樓宇住戶只有四成可獲全數支付租金津貼，這是一個很實在的例子。

所以，面對現在的情況只有兩個選擇，一是檢討；二是實施新措施以作改善。我相信租住私人樓宇的綜援戶大部分正輪候公屋，他們百般企盼，說到底只是希望公屋能盡快落成，但現時公屋的落成時間又大大落後，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認為應讓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租住私樓的住戶，針對基層或"劏房戶"提供過渡性租金津貼，其實大家在議會內已多次提出發放過渡性租金津貼的建議，當然，政府一定要同步推出租金管制，以免業主胡亂加租。除租金津貼外，我還想談談2月1日起實施的長者綜援修訂措施。其實，今天大家的焦點都集中討論這事。剛才我聽到很多同事講解了反對領取長者綜援年齡由60歲改為65歲的原因，我亦十分仔細看過特首和勞工及福利局近日不同的解說，相信政府亦已很清楚各黨派的立場，我們民建聯至今仍然希望政府能夠暫時擱置這計劃。我留意到過去立法會每年審議或通過財政預算案都是以一項整體投票進行，但對長者綜援申請年齡的修訂為甚麼在1月公布，然後便要在2月實行呢？民建聯過去就政府收窄申領長者綜援資格的建議，一直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見。梁志祥議員已多次要求維持在60歲，然後在2017年1月向勞工及福利局請願，2月討論施政報告和4月審議撥款條例草案時又再提出，我們已經說過很多次，只是政府從來沒有聽取，而去年2月亦曾約見副局長，建議取消提高年齡的計劃。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等長者服務，申請年齡也是60歲，這又是否要修改呢？

長者勞動力方面，坊間仍然有很多企業的僱員須在60歲退休，他們要在60歲後找工作，我相信並不容易。我真的希望政府多到社區了解基層長者找工作的困難，除了少數低技術工種外，勞動市場何來這麼多適合長者的工種呢？即使有也離不開保安和清潔的工作，我們看到清潔工人每天辛苦工作便會明白。即使優化成人綜援計劃，讓60歲至64歲的基層長者申請成人綜援，金額減少1,000元，但他們仍然要找工作，最多也只是減少一些工作時數，但在勞動市場中，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兼職或"炒散"。

他還說如果我們能活到120歲，60歲只是中年。我看到最近網上有很多改圖，特別是一隻長頸鹿在地鐵站的那一幅，實在十分有趣。我相信局長只是作一個比喻，幽默一下，試問有多少人真的可以活到120歲呢？最後，我聽到局長說2月1日不實施修改年齡至65歲，幾乎接近不可能，但特首昨天卻說，在政策準備和執行過程中，可以有改善的空間。

政府應立即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相關措施，包括政府應立即擱置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收緊至65歲；綜援制度應與時並進，政府應檢討綜援標準金額，並定期進行基本生活需要研究，以及准許年老及健康欠佳的人士獨立申請綜援。第一，政府必須立即擱置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收緊至65歲的做法。羅致光局長數天前還在說"風涼話"，指如果活到120歲，60歲只是中年，潛台詞即是："60歲是中年，香港的長者憑甚麼申請長者綜援？你們繼續工作，做牛做馬吧！"但政府究竟有否想過，他們為60歲或以上人士提供了多少就業機會呢？他們就鼓勵企業聘請60歲或以上人士做了多少工作呢？如果這群長者沒有僱主聘請便會失業，便要拾紙皮。局長和特首涼薄、刻薄，看看有多少長者要推着拾紙皮的手推車？高官退休可以"食長糧"，香港的長者則甚麼都沒有。政府未經任何諮詢，便斷言會在今年內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提高至65歲，這是草率和極不負責任的決定。苛政猛於虎，特首"林鄭"經常說的"管治新風格"，其實即是這種無良和獨斷的作風。有建制派議員建議政府考慮動用關愛基金補貼60至64歲的領取綜援人士，令他們獲得與長者綜援相同的金額。然而，這些替代方案只是緩兵之計，亦會令長者貧窮的問題日益加深。如果接受了這些替代方案，變相等於縱容政府繞過立法程序，直接進入行政程序的行為，亦會促使政府日後向其他不同的社會福利和公營房屋政策"開刀"，包括進一步收緊申請年齡。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該立即擱置收緊領取長者綜援年齡的政策，並要重新諮詢。第二，政府應立即檢討綜援標準金額，因為綜援制度現時的標準金額，是社會福利署在1996年按照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而釐定，其後只是按照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的變動作調整。然而，通脹和物價在過去20年一直上升，現時在連鎖快餐店購買一盒叉燒飯也要40多元，政府在1996年就基本生活需要制訂的預算根本完全脫離目前的現實。在20年前，手提電話是奢侈品，未有納入綜援的標準金額之內，但時至今日手提電話已屬必需品，卻沒有包括在現時的基本生活需要之內，可見根本是不合時宜。更重要的是，政府在1999年認為綜援金額太高，大幅削減了三人及四人家庭的綜援金額，故此綜援金額早已偏離應有的水平。此外，根據社署的紀錄，綜援的租金津貼只可全數支付四成領取綜援人士租用私人樓宇住宅的租金，導致六成領取綜援的私樓住戶出現"超租津"的情況。這些"超租津"的領取綜援人士需要以應付衣食住行的標準金額來補貼租金，故此現時的租金津貼機制亦脫離了現實和租務市場的實況。津貼水平未能協助私樓綜援戶支付實際的房屋開支，有見及此，政府應該重新研究"基本生活需要預算"，透過檢視"基本生活需要預算"，重新制訂金額的水平，並且以現時租住私樓的綜援家庭能夠應付實際繳交的租金的九成為目標，重訂現時的租金津貼。第三，政府應准許長者及健康欠佳的人士以個人或家庭單位申請綜援。雖然政府在2017年取消了"衰仔紙"，但現時申領綜援仍須以家庭為單位。現時的制度假設了子女會承擔供養父母的責任，但由於子女亦需要照顧自己的家庭，以致家庭對年老父母的支援變得薄弱，令與家人同住的長者欠缺足夠的經濟支援。事實上，不少家庭因為種種原因不能全家申領綜援，亦有部分家庭因為總資產超出限制而不能申請，導致有些長者和殘疾人士為了符合資格而離開家人獨立居住。因此，政府應該批准長者及健康欠佳的人士以個人或家庭單位申請綜援，藉此鼓勵家人與他們同住，提供照顧和關懷。最後，政府除了應立即檢討及改善現時的綜援計劃外，亦應盡快落實免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古時候，孟子勸諫齊宣王將惻隱之心推而廣之，將心比己，以心為心，體恤百姓。我希望特區政府亦可以做到將心比己，令香港的長者可以老有所依，安心養老，生活得有尊嚴，而不是如現時"林鄭"政府般，透過收緊申領長者綜援的門檻，令他們受到極大的侮辱。

原來這個安全網自1996年訂立後，根本沒有與時並進，無法提供最全面的保障給有需要的人士。今天在席多位議員已提出不少意見，我也希望就數個問題"點醒"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與其團隊。第一，醫療評估機制。主席，現時年老、殘疾或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的綜援受助人每月可獲發社區生活補助金。

可是，對於現行醫療評估機制，一般申請人也會感到混淆和難以理解。另外，亦有不少申請人向我表示，很多勞損和病患是外表看不到的情況，現行機制無法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援助。今早我收到一名市民潘女士的電話。她今年已63歲，因為跌倒，令她彎腰有困難，行動不便，她每走四五步便要稍作休息，境況實在悽涼。

要他們循一連串的行政程序提出上訴的話，我可以告訴局方，結果就是"官字兩個口"。

可是，政府要明白，這些人士所租住的不適切居所的租金十分嚇人。我在此強調，希望政府能制訂租金津貼機制，讓輪候公屋3年以上的人士可獲發津貼。此外，我覺得政府——特別是局長——要考慮清楚，是否需要處理所謂"劏房"的租金管制。我在剛過去的星期天與一群住在"劏房"的人士閒談，他們告訴我他們的居住情況非常惡劣，但可惜，政府仍然是"左耳入，右耳出"。我覺得這是對他們的租住權最基本的應有保障。梁耀忠議員及郭家麒議員均就租金津貼的計算方法提出修正案。我認為他們的目的是提升租金津貼金額，因此我會支持。此外，我想談談失業援助及社會保障並行。有議員在其修正案中提出"恢復發放於1999年取消的各項特別津貼"。民建聯對於當年的檢討報告表示失望，認為政府不應只着眼於節省福利開支——實際上政府卻又表示會增加福利開支——而應顧及綜援受助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我們認為，現時60至64歲長者所獲的就業及生活支援確實很不理想。

在2017年，原來參加這項計劃的長者全年只有約250人而已。

總言之，我覺得政府要認真考慮如何能夠向長者提供實質支援。

最後，我想說，就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政府也應作仔細周詳的考慮，不要只是"搞搞震，沒幫襯"，而令有關長者不知如何處理。

事實上，在爭取福利的道路上，這議事廳裏有很多朋友一直很努力，但政府左耳入右耳出，今天更離譜的是，羅致光局長去了哪裏？局長竟然敢膽不坐在這裏聆聽議員對這項議案的意見。

當大家跨黨派、盡全力要求政府煞停這措施，不要收緊申請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門檻之際，主席，現在只餘下半個月時間。所以，在我衷心感激邵家臻議員提出這項議案之餘，還有一點值得我們參詳的，也就是為甚麼足足20年綜援都欠缺檢討。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本港有63.4%的人屬於60至64歲的長者，具初中或以下學歷，大多數從事勞動工作。不是每個人都好像局長、特首、高官般高床暖枕，不知民間疾苦。這次明顯是收緊長者福利，從有到無，原本好好的，其他方面你們不搞，卻要搞老人家，"辣㷫"跨黨派議員、"辣㷫"全港市民，現在還未走出來救火，還有半個月時間，這台戲如何演下去？我當然支持原議案和各位同事的修正案。最重要的是，大家真的要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讓它感受一下，令它不會"離地"到好像上了外太空般，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甚麼事，不知道收緊長者福利會"辣㷫"全香港。

剛才有議員提過，1999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為甚麼呢？因為綜援的很多特別津貼在當時曾進行檢討，亦取消了一些項目，柯創盛議員剛才已說過有關的背景。回看1996年的時候，手提電話是很昂貴的東西，但今天已經是2018年，綜援從來沒有修改，便等於完全沒有與時並進，完全沒有看今年真正的情況、現實的情況。

這準則便是根據1996年政府進行的綜援檢討，參考當時制訂的"基本生活需要預算"，以及1994-1995年度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來釐定，日後亦只會按社援物價指數來調整。

我相信接下來同事會繼續表達意見。但是，今天的主菜仍是長者綜援這方面。

如果政府的看法是不如推遲退休年齡，鼓勵長者就業，那便去鼓勵長者就業，做好對中高齡就業的配套，但這方面做得好嗎？

回到今天的重點，主席，在要求政府對綜援進行全面檢討之際，今天亦讓我們有一個覺醒。

但是，他們都是這個城市中的珍貴市民，他們應該有與現實貼近的最基本扶助。

綜援已20年未曾進行嚴肅的檢討，而每年調整金額所依賴的基數，其實仍沿用1994-1995年度制訂的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以當時的生活需要為參考。當然，20年前的生活狀態和習慣與今天有很大的分別，因此，若政府不盡快就綜援進行檢討，其實只會令人認為綜援本質上不能與時並進。

當他們墮入綜援網後，從這個社會保障的安全網中所得到的資源未能應付生活所需，那麼綜援如何能談得上達到社會保障的目標呢？

政府若因此而逃避檢討綜援，是"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第二，我當然想挑戰林鄭月娥或局長的言論。

正如多年前的8黨共識亦迫使政府應對立法會監察政府施政的力量。事實上，就此事而言，政府改弦易轍所需要的公共資源有限。若政府仍不願意聽取議會的意見，則顯示其專橫無理，"擺建制派上檯"的舉動將會無日無之。
主席，感謝今天提出"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議案的邵家臻議員。我更感謝他這次的幸運，他已抽籤13次，而他竟在這個時候中籤，恰巧是他關注已久的議題的重要時刻，我相信這是命運的安排，更是我們必須為香港最基層的一群市民發聲的機會。主席，特首在答問會上，發表一番令人震驚的言論，諉過於人，將他們行政及財政提案的責任推卸給別人。我剛想起她遺漏了一人，就是梁振英。其實，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以配合所謂"人口政策延遲退休年齡"的方向，是梁振英在2017年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的。我想提醒"林鄭"，如果她這麼喜歡諉過於人，是否也應諉過梁振英呢？當然，經過這段日子的闡述，大家有更多的了解，從而知道"林鄭"的說法並不合理，顯然是一種諉過於人的態度。民主黨一直反對將領取長者綜援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在不同的事務委員會及民間討論中，我們均表達這個意見。反對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資源分配合理、照顧弱勢社群的社會，一個有關愛的社會。很可惜，這個政府是一個涼薄的政府，一個不近人情的政府。政府一意孤行要推動這項政策，不單不敢承認推動這項政策的目的，更要諉過於人。主席，這做法反映政府重富輕貧、劫貧濟富的施政理念。大家或許還記得，在特首於答問會引起軒然大波的同一天，另一位立法會同事，就是自由黨的鍾國斌議員提出了一項相對的質詢，是二元的問題。

這反映林鄭月娥是一個怎樣的人呢？就是一個重富輕貧的人。

"林鄭"常說關心基層市民、"劏房戶"，他們大多是領取綜援或無法"上樓"的人。

這真是貧無立錐之地，但有錢人則可有地方打球。這狀況與現時辯論的議題正好一致，主席，就是重富輕貧。我們曾向特首建議，當局應採用新發展區模式，引用《收回土地條例》，以發展更多土地，不要搞公私營合作。特首多次在答問會上侃侃而談，與我們的同事對壘搏擊。最後，當局還是要開一道門，改名為"土地共享"，讓地主及發展商參與發展，讓他們分一杯羹，從中獲利，但卻不肯透過政府主導來發展土地，興建公營房屋。這例子與今天的議題同出一轍，主席，我引述這兩個例子，就是要引證政府確實是一個重富輕貧的政府。主席，政府是次調高申請長者綜援的年齡，顯然是踏中一個大地雷。

主席，就今次的議案而言，我們看到2017年的統計數字顯示，60至64歲的人士在全港有52萬人。這群人是所謂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他們為香港的繁榮和建設，付出了很多貢獻。可是，時至今日，當他們的經濟狀況不理想時，我們竟然連一點尊嚴也沒有留給他們。我最不滿意的是他們的援助被削減1,000元，變成一般成人的綜援。另一令人不滿之處，就是就業輔導計劃。這項安排是自相矛盾的。大家也知道該計劃是協助健全綜援申請人，希望他們透過計劃最終可以重投社會。

主席，要說的其實還有很多，我相信同事會接力發言。現有安排已不合時宜，租金津貼、電話開支，以至配眼鏡的開支等，一切均未能切合基層市民的需要。

我希望政府聽罷今天的辯論，聽了不同同事的意見和跨黨派的意見後，不會再推行這項劫貧濟富，重富輕貧的政策，徹底改變今次的做法，並且檢討整個綜援......

主席，在邵家臻議員提交這項議案時，相信政府仍未如此......

我們本來要辯論的是政府可以如何改善綜援計劃，但現時討論的焦點卻被迫變成不要令綜援計劃變得更差。說回一些歷史，這個安排是梁振英在其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的，原文是這樣寫的："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配合人口政策延遲退休年齡的方向。

但大家看看數字，2018年55至59歲人士的就業率是六成七，即接近七成人也工作至60歲。但是，60至64歲人士的就業率有多少？只是47.6%而已，即有兩成人其實在60歲後退休。所以，試想一下，這等於年齡60歲以上沒有工作的長者絕對超過一半，這個數據明顯反映現時不是落實有關安排的最佳時間。另外一點是，政府必須正視就年齡歧視立法的問題。香港現時禁止歧視的條例中並不涵蓋年齡歧視，這是最大的問題。

這樣是很奇怪的，明明一個人有這樣的能力，他們可能是中、高層人士，而當他們的工作年資越長，經驗不就越豐富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即使你只不過較昨天年老1天，你過了生日便要接受較差的待遇，這是絕對的年齡歧視。

所以，政府自己也在牽頭歧視年長人士。如果不就年齡歧視立法，政府再推出這些政策，便是進一步把那些人推落火坑。我真的感到很奇怪，政府實際上在做甚麼？

主席，香港是先進的經濟體，政府亦十分喜歡用國際大都會、金融中心等名詞來推銷香港。誠然，論樓價，香港在先進經濟體中名列前茅，而且也是大部分香港市民無法負擔的；論願意大灑金錢，慷公帑之慨，興建一個又一個超支數以十億元計、漏洞百出的天價基建工程，香港亦跑贏很多先進地區。但是，如果說到勞工和社會福利，香港永遠也落後於先進經濟體。先不說其他，單以最低工資而言，經過勞工界多年爭取，政府終於願意在2011年實行法定最低工資，但時薪跟鄰近數個先進經濟體比較，相差頗遠。現時香港的最低時薪是34.5元，到5月便會增加，但相比之下，在韓國大約是58港元；日本的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最低時薪，但最低也有大約53港元，而經濟較香港差，但工資和物價一般較香港低的台灣，最低時薪是大約38港元，也較香港高。香港不單最低工資水平偏低，而且壓低基層的工資和福利，要窮人鬥窮人、窮人和窮人比，似乎也是香港政府的哲學。翻查資料，政府在1999年跟2003年兩次大幅削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額，理由是綜援金額不能高過"打工仔"的低薪水平。這種說法，便是要令綜援受助人與低薪勞工對立。如果是一個體恤民情的政府，在檢討綜援水平時的重點，一定是考慮綜援金額能否應付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不是計較是否高於低薪的水平，因為即使是高於低薪的水平，如果無法應付基本的生活需要，這只是反映出綜援金額跟基層工資均處於不合理的低水平，應對方法是提高基層工人的工資，而不是降低綜援的水平。事實上，香港的樓價在近十多二十年一再創新高，通脹拾級而上，但低薪工人的工資增長卻仿如蝸牛般緩慢，甚至是停滯不前。勞工界爭取訂立最低工資，正是因為這些沒有議價能力的低薪工友的薪金，長期無法追上通脹。時至今天，經過政府大幅調低綜援金額，加上調整綜援的機制無法反映受助人的實際需要，再加上滯後等因素，綜援金根本無法應付基本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坊間長期流行一些說法，例如"綜援養懶人"等，其實並不是事實。根據社會福利署的數字，在去年10月，領取綜援的個案數目是228,550宗，較1999年同期的23萬宗為低，當中大部分為長者綜援，合共有143,232宗，佔整體綜援個案63%，然後永久傷殘、健康欠佳及單親加起來的個案佔29%，失業綜援個案則佔5%。換言之，綜援一個非常主要的功能，是彌補退休保障的不足，但綜援設有嚴苛的資產審查和有負面標籤，社會各界聯合爭取多年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便是希望免除綜援的負面標籤和資產審查，令基層長者可以比較有尊嚴地每月領取3,000多元的基本生活費。對於這個計劃，前任特首梁振英曾經表示值得推行、應該推行，政府委託的周永新教授團隊也認為，計劃在財政上可行，但最終政府卻將計劃束諸高閣。政府不單沒有兌現落實全民退保的承諾——我認為莫說是全民退保，我看到的是全民正在退步——還提出將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雖然福利事務委員會曾經兩次通過議案，要求政府擱置，但政府一意孤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這樣做不是為了省錢，而是60至64歲的人還可以工作。特首的說法，再次反映她不太體恤民情。絕大部分基層長者年青時也從事低薪的體力勞動工作，他們跟那些坐在辦公室指揮別人工作的政府和商界高層是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如果60歲的長者，體力仍然能夠應付，仍然有人聘用，相信不用特首和各位說，他們也會繼續多賺錢，而不想單靠3,000多元的長者綜援金過活。現在的問題是，60至64歲的人，如果沒有足夠體力應付工作或沒有人聘請，便須申請每月只有2,400多元的成人綜援，金額變相削減接近1,000元。試問今時今日，一個月只有2,400多元，可以如何過活？這項政策變相是懲罰那些沒有工作能力或沒有人聘請的年長人士。主席，我支持邵家臻議員的議案，以及其他議員的修正案，令綜援機制能夠反映受助人的實際需要。同時，我也希望政府官員反省自己"何不食肉糜"的"離地"思維，多體恤民情和基層的需要。

在這20多年間，政府除了在1999年削減多項特別津貼及部分家庭類別的標準金額之外，一直沒有為綜援進行全面"驗身"。綜援計劃實施多年，但卻未能隨着市民的生活狀況轉變而作出合理調整，亦無法適切回應不同申請群組人士的基本需要。因此，我贊同邵家臻議員的議案及其他議員的修正案，認為政府應就綜援計劃的長遠需要作出全面檢討和改革。隨着社會上經濟和科技迅速發展，特別是踏入千禧年後，市民的生活和消費模式出現明顯改變。

我舉例是想說明，當時的綜援金額是建基於政府在1996年進行的綜援檢討，參考了當時制訂的"基本生活需要預算"和1994-1995年度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結果而釐定。現時的綜援機制只按照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上升而作出調整，忽略了綜援標準金額的基數偏低和組合成分基本上有問題的情況。我在很多場合中也聽到，政府指現時並無計劃檢討綜援制度。然而，政府雖然在近年推行不少扶貧工作和措施，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亦不斷上升，但問題是貧富懸殊日益加劇，數據反映了過往的扶貧工作無法收窄貧富差距，我們甚至看到情況日趨惡化。在過去10年間，香港極端的貧富懸殊問題越來越嚴重，樂施會在2018年發表的《香港不平等報告》指出，香港原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由2006年的0.533上升至2016年的0.539。我在此稍作解釋，堅尼系數是量度貧富懸殊的指數，指數所量度的度數由0至1，數值越高代表貧富懸殊越嚴重。當然，有人會說這個數字不夠科學化，因為它只量度收入，但有些人並非以收入維持生計。不過，它畢竟是在國際上具認受性的指標。0.539是45年來最高的堅尼系數，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為0.473，雖然略有下降，但仍遠高於其他主要已發展經濟體，新加坡的數字是0.356、美國是0.391、英國是0.351，而澳洲是0.337。在貧窮問題中，當然以長者貧窮問題最為嚴重。根據《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長者貧窮率雖然下跌，但現時有三成長者在政府各種政策介入後仍屬貧窮，人數接近35萬人，貧窮率是30.5%。這即是說，每3名長者之中，便有1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局長，以我們這個發達經濟體而言，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此外，現時的家庭結構越趨小型化，長者膝下無兒女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再加上現時子女對父母生活的支援不斷減少，不少基層長者由於擔心畢生積蓄不足以應付日後生活，唯有退而不休，繼續工作，靠執拾紙皮和汽水罐賺取生活費。香港的低出生率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現時的生育率是1.21，遠低於維持人口勞動力所需的基數2.1，即每名生育年齡女性需要生育2.1名子女。主席，發言時間有限，我未能一一指出香港各個弱勢社群現正面對的困境，包括單親家庭、殘疾人士和青年人等。

主席，我支持由邵家臻議員提出"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議員議案。

今天正好讓大家發言，指出政府的不是。我今天聽到不同黨派的議員發言，民主派和建制派均對政府過往整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制度有很多不滿，尤其是今次要把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提高至65歲，我聽不到有任何議員表示支持。今天早上亦有建制派和民主派議員一同前往政府總部參與民間團體的請願和示威，包括香港工會聯合會、新民黨和田北辰議員。我希望各位建制派議員今天除了投票支持邵家臻議員的議案外，亦要積極發言，所有認為政府今次做得不對的議員也應發言。除了發言外，還要有實際行動，別說"政府不接受我們的意見、我們無可奈何、我們要顧全大局，或者我們甚麼也做不到"。政府就是"看扁"大家會如此，過去多次如是，即使是跨黨派有共識、建制派和民主派一同支持的事，但政府多年來仍可死性不改、寸步不讓。政府每年也會向福利事務委員會交代綜援金額的調整，根據通脹作出微調，每次也遭議員批評。

我們還要有下一步行動。早前，社會福利署終於正式宣布由2月1日起，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其實這並非新聞，因為梁振英的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已提出這項建議。大家對上星期最精彩的一幕應該記憶猶新，就是容海恩議員十分勤力，快將臨盆仍出席答問會和提出質詢。她說當初把60歲提高至65歲是各位批准的。即使我當天投反對票，我也認為她的說法很離譜。

我聽到梁志祥議員說要顧全大局，最後唯有支持預算案，連棄權也不敢。

此例一開，政府以後就可隨意收緊申領福利的資格。

主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貴乎溝通，行政立法關係同樣需要溝通，但單看這次把申領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年齡由60歲調整至65歲的方案，明顯是零溝通。主席，其實大家也理解到，政府的思維是由於調整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是行政措施，故無須修改法例，因而無須經立法會討論及在立法會進行諮詢，可以草草了事。假如這種做法繼續蔓延，必然進一步破壞行政立法關係。坦白說，主席，"60歲中年論"的說法會製造恐慌，因為60歲與65歲相差無幾。如果"60歲中年論"成立，65歲的長者的福利又會否有所改動呢？是否一定要到90歲才算是長者呢？其實只會越說越差，繼續擴大恐慌。因此，我對"60歲中年論"亦予以批評。代理主席，即使政府今次已預料調整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會有困難，亦不應逃避困難，避過所有程序，只以寥寥數語交代便了事。它完全不按程序辦事，是最大的問題。同時，大家也留意到這項措施並非大政策，而真正的大政策是特首口中的人口政策和退休保障制度。

根據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過往的跟進，其實勞工處所做的相當有限，而勞工處亦極少收到適合60至64歲人士的職位空缺。

此外，我要強調政府的思維有時過於單向。

代理主席，我要提出的另一點是，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發表後便有2018年的財政預算案，大家也很清楚預算案屬憲制文件。我們建制派通過預算案是為了避免產生更多社會問題，特別是關乎財政懸崖和社會穩定這兩方面。

這是大家以往的關係，為甚麼今時今日會突然完全改變？它是不尊重、不理解，還是硬來呢？代理主席，大家也看到，其實在預算案發表後，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等亦有進行討論，為甚麼政府不回應呢？

政府並無依足程序辦事是事實中的事實。

代理主席，最後我想引述孟子《離婁》篇："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希望從政人士能夠緊記這一點。

如果不同意其中一項便要投反對票，我相信政府在立法會一票也不會有。

政府是否呼籲所有議員，只要反對其中一項便應投反對票，否則便假設我們贊成政府的全部建議？我想即使建制派過往如何支持政府，在這事上他們也是不能支持的。

我覺得政府真的要再深思熟慮，今次推行政策的方法和時間，有否與議員仔細溝通？

第一，為何不可以對長者多一點尊重？我在跟進質詢中問及如何幫助這群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長者，現時60至64歲的市民關注甚麼？第二，這是否勞工問題？我絕對不認為60至64歲年齡層的福利問題可以轉移成勞工問題。

我們要面對社會環境的現實，是否真的有這麼多工作讓他們選擇呢？

六十多歲的朋友如果學歷不高，亦沒有技能，叫他們多參與社會活動，接受再培訓，但到頭來都只能從事某些工種。

因此，希望局長可以真的檢討一下，用甚麼機制檢視現時的物價指數以制訂綜援計劃。

我形容這是一個"四無"政策，對長者"無愛心"、對議會"無尊重"、政策上"無配套"、政治上"無誠信"，這些論點多位議員均已論述，郭偉强議員剛才也說得很詳細，所以我不會重複。不過，這項政策帶出兩個問題。一，是整個綜援制度嚴重滯後、落後，其次是政策背後在思維上的一些假設。局長這次有很強的前瞻性，可以說是與時俱進，因為他看到人類和香港市民的壽命越來越長，所以長者的年齡定義應予提高。

綜援金額是根據1996年的"基本需要開支預算"及"住戶開支統計調查"訂定，再加上每年按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所作的丁點調整。

過去10多年來，不同黨派、學者、關注團體均要求政府重新研究"基本需要"的內容，但政府一直拒絕，偏偏在長者定義方面，政府卻忽然有前瞻性、忽然與時俱進。

及後又推出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帶半強制性質，要求受助者工作。

可是，今年很奇怪，政府表明不是為節省開支。

我想談談綜援制度中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租金津貼。大家知道私人市場的租金升幅厲害，而公屋輪候時間已超過5年，這個數字遠遠低於實際情況。大家也知道私人市場的情況，"劏房"環境，豪宅呎價，"劏房"的租金高於所有類型的房屋。有一項調查顯示，在2016年，超過56%住在私人樓宇的綜援戶，其租金超出綜援的租金津貼。在這16,000多戶當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受助人的租金，每月超出租金津貼1,000元以上，他們唯有節衣縮食，從原來的基本金額中騰出那1,000元來交租。

另一個問題是能源貧窮。現時能源開支是以收入最低的5%的人來評估，也沒有考慮很多業主賣水、賣電的剝削問題，我們認為這些均有需要大力檢討。有人擔心綜援福利太好會影響工作動機，但實際的問題是，在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下，財富初次分配嚴重不均，導致貧富懸殊。

本港的最低工資也長期滯後，只佔人均GDP大約19%，亦遠低於經合組織的數字，即三成以上。我想說的是，本港的問題在於基層所能分享的經濟成果太少，而不是綜援太好，這是社會上一個極大的誤導。事實上，我們整個就業政策也出現問題。香港人出名勤奮、努力、敬業樂業。在2005年至2017年，我們的失業綜援下降七成，低收入綜援下降七成半，顯示香港人不大希望領取福利。福利政策一環扣一環，就業、房屋、經濟、能源政策也是互相關連。不過，這些絕對不能成為政府拒絕檢討，因噎廢食、做鴕鳥的理由，政府不應無視社會的變化。正如習主席所言，"志不求易，事不避難"，我希望局長聽到，也希望局長努力檢討綜援這個千瘡百孔的制度。
代理主席，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是香港人的生活安全網，為市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我們首先看看第一個問題。

那麼，一個六人家庭可獲發多少綜援金？

對長者或領取綜援的人士而言，生活真的非常艱難。為了令香港最基層的市民得到最基本的保障，得以有尊嚴地生活，我絕對支持檢討現時的綜援制度。

這種現象從前稱為人口老化，但近年越來越多人改稱它為人口高齡化，因為全世界對年老及長者的定義不斷更新；而隨着醫學進步，很多年過60歲，甚至年過70歲的中高齡人士的身體仍然良好，行得走得，不想這麼早退休，希望繼續上班工作，即使不是全職工作，而是做兼職或顧問性質的工作也好，以便賺取一定收入，同時繼續對社會作出貢獻。因此，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均已先後把法定退休年齡提高。香港並沒有強制性的法定退休年齡，但政府早前已把新入職的文職公務員的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發放強制性公積金的退休年齡門檻亦是65歲。所以，政府今次把申領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合資格年齡提高至65歲，希望促使本身具工作能力的60至64歲基層市民，不要為了領取金額較高的長者綜援而完全放棄工作，藉此鼓勵他們繼續自力更生，貢獻社會，我認為有一定道理，亦符合國際大趨勢和香港現今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實況。可是，最重要的是政府如何協助這些人找到適切的工作，以及如何加強就業支援服務。事實上，過去政府在提供社會福利、加強援助有需要的弱勢社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也投入了不少資源。有議員形容政府今次的改動是無良、涼薄，甚至等於虐老，但這些用詞是否誇張了一點？是否符合事實呢？說回邵家臻議員提出的議案，其實並非針對長者綜援年齡限制的問題，而是要求根本地檢討整個綜援計劃，理由是現時的綜援金額未能應付申領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我並非社福問題專家，不敢"一刀切"地指有關結論對與否，但對於本身沒有物業或並非入住公屋，而要租住私樓或"劏房"的綜援家庭來說，現有綜援金額確實可能不足夠，因為綜援往往會被高昂的租金蠶食，不夠錢支付其他開支。正如很多社福學者所說，香港的貧富問題與房屋問題及土地問題分不開。對於有議員建議根據綜援人士支付的實際租金或實際租金加幅來調高綜援計劃下的租金津貼，我覺得用意良好，但如同其他租金津貼建議一樣，有關做法可能會引發業主針對性地調高綜援租客的租金，甚至帶動其他小型單位及"劏房"的租金上升，令非綜援租戶及"劏房戶"亦受到影響。代理主席，我認為要真正協助現時租住私樓或"劏房"的綜援家庭，最根本的辦法當然是增建公屋，讓他們盡快"上樓"；而要興建更多公屋的前提是要尋覓更多的建屋用地，包括填海造地。故此，我希望大家支持政府覓地。在短期方面，我其實一直促請政府全方位增建過渡性房屋，除了靠私人業主捐出土地，以及與非政府組織營運，雙管齊下外，其實最直接的做法是政府自己推進，包括善用現有閒置官地、空置校舍等。政府同時亦應研究採取措施和政策，鼓勵私人業主利用閒置農地興建過渡性房屋，以解決現時房屋需求的燃眉之急。

本來社會不太關注或聚焦於這個問題，但真的多謝特首令大家聚焦討論這個關乎社會上一群有需要人士的問題。坦白說，很多平時並非最關注基層福利問題的議員也同樣認為這個問題確實很嚴重，真的多謝特首，要給她一些credit，讚一讚她。剛才石禮謙議員提到要團結議會是非常困難的事，亦是能人所不能。

最近特首或很多官員特別是司長也標榜他們有多大承擔，由自己一人作主，說一不二。因此，我有時也不太明白為何特首上星期的表現有點矛盾。

其實很多政治領導人有時也會提出一些社會人士不太支持的不受歡迎的政策和建議。

這其實也是投資未來。我們常常說人才不足，其實我們知道很多需要協助的家庭的孩子得不到良好的發展機會。在我們今天的辯論過後，或許政府可以好好利用今次機會，讓全民、全港真正聚焦於研究改革綜援制度，甚至是關乎香港福利和基層市民權利的整個制度，令香港可以真正成為更包容及和諧的社會。如果局長和特首可以做到這些事，便確實能夠撥亂反正，告訴大家他們所做的一切也是為了團結香港，得到立法會內所有議員的支持。

我們必須改革整個制度，包括綜援以至香港整個福利制度，令大家能更公平地分享社會和政府財富。因此，我支持邵家臻議員的議案和所有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邵家臻議員的議案，並要求政府檢討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檢視綜援金額是否足以應付市民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及檢討釐定綜援金額的機制。至於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民主黨都是贊同的。有關長者綜援，正如很多修正案也提出，我們要求政府不要執行現時的建議，將現時申請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由60歲收緊至65歲。為甚麼政府要改變這政策呢？

不過，我想提出的問題是，這些因應人口老化而延長退休年齡的政策，其實並不適用於所有人身上。這政策只適用於新聘或新入職的教師，又或在公務員方面，政府也劃了一條線，指明何時之後入職的公務員才能受惠於這項退休政策，可以在65歲退休。所以，政府不能說因為退休政策的改變，所以現時對長者綜援採取"一刀切"的做法，將合資格申請者年齡由60歲改為65歲。

我們的社會可以有1萬億元用來填海造1,700公頃的人工島，而每次談到這些項目時，我們便問政府是否將動用香港所有的儲備？

特首昨天進一步補充︰"調高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是已獲批准的措施，必須執行，因此不可撤回"。主席，我想大家亦感到此事帶來很多震盪，包括立法會與行政當局之間的關係，日後應如何批准財政預算案或政府提出的其他政策建議呢？對於所有這些問題，我相信政府當局應該在今次事件中汲取教訓。特別是長者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年齡，應否由60歲提高至65歲呢？此舉是否由於香港人的平均壽命延長，我們據此按比例調整，便可解決問題？我們應否考慮實際的需要？

我相信今屆特區政府需要從這次事件中，就所有這些問題深刻汲取教訓。這次事件亦給予議會內跨黨派、跨陣營一個很好的契機，讓我們表達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立場，我很希望羅致光局長稍後回應時能夠收回成命，至少能夠告訴我們，不會執行這項政策，給予長者一個理想的安排。

在1977年，政府曾經因應人口結構變化，將申領長者綜援的年齡由55歲提高至現時的60歲。政府當時的做法有別於現時，曾進行廣泛諮詢，加上當時55至60歲人士的就業率高達85%，因此是有條件、有理據並經過諮詢後提高的。反觀今次調高門檻，並沒有正式進行公眾諮詢，立法會沒有機會好好辯論，只能在委員會就這項議題提出沒有約束力的議案。

去年年底發表的《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本地貧窮人口接近138萬，平均每5名香港人便有1人屬於貧窮人口，創歷年新高，而綜援戶更一直處於社會最底層。以上是長者方面的問題。

截至2017年12月，本港有68,000名綜援兒童，在33萬整體綜援人口之中佔超過兩成，是繼長者之後的第二大群體。我們經常說兒童是社會未來的主人翁，又說"三歲定八十"，兒童的成長階段對於人格的塑造非常關鍵，今天的兒童如何，未來社會也必然如何。在《2017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發表後，大家均留意到，不論是政策介入前或政策介入後，在扣除稅項和計及恆常及非恆常現金福利等政策後，兒童貧窮率均較2016年為高，情況的確令人關注。雖然現時綜援有為學童提供就學開支津貼，但相關金額對受助家庭來說十分不足。小學生及中學生獲發的"與就學有關的選定項目定額津貼"，最高金額每年分別為5,000元至6,000多元不等，開支可用於課本、文具、校服、上網費及其他雜項開支。這筆款項看來也有六七千元，但逐項扣減後，例如上網費每年2,400元，兩季校服連皮鞋、運動鞋2,000元、補充練習保守估計也需要1,000元，其實已所餘無幾，而且不少申領款項均會被扣減，家長需要以其他開支補貼。至於學生的每月膳食津貼只有290元，平均每天只有14.5元，但根據政府的統計，現時每個學生飯盒已經索價18元至21元。另一方面，現今社會除了非常重視學童的學業之外，亦強調全人發展，活動同樣重要。

立法會已多次討論這個問題，包括福利事務委員會已通過相關的議案。我們稍後便會投票，在我們表達出強烈的聲音之後，希望政府能夠正面回應民意，並且在即將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修正現時的錯誤做法。我希望政府能夠積極、正面地面對問題。

我認為，這與政府近來的思路有相似之處，就是以上帝的視覺來為我們的政策把脈。何謂上帝的視覺呢？上帝的視覺就是以全知、全能和全善的角度來制訂政策。

可是，究竟在制訂政策上，是否確有這種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角度呢？

因此，在社會政策上，我們甚少以康德式的原則來決定一項政策應否討論或推行。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相信亞里士多德有好的人格，我們便會相信他的說話，而因為他身上有我們信仰的品格、勇氣，我們認為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善人，我們繼而相信他的決定。

其實，沒有人會反對調整，只是政府有否從市民的角度考慮事情呢？

因此，當政府不同政策也是採用這種超然角度、理性角度，認為社會上有一種客觀的善，並以這種想法釐定和推行政策，當局是否希望以這角度來說服市民呢？然而，市民中沒有人是全知、全能、全善者，我們無法清楚知道，又或脫離自己的情感和社會階層，從而理解及諒解整個社會的變化。今次提高領取長者綜援年齡的調整，我認為正是一個典型例子。

因此，我希望政府可以增加綜援的資源，因為這是最基本的救援網，而提升這個救援網對整個社會不會有很大的耗費，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檢討政策，改善綜援金額。

立法會秘書處已經進行研究，全世界的租管都不是"一刀切"的，一定是局部的。

局長，我並非一個甚麼都反對或支持的人，我只想說數句。局長和特首說今次的調整反映了本港的人口結構，希望釐定年滿65歲的才是長者。如果跟隨這樣的思路，便應該把無須經資產及入息審查的高齡津貼申請年齡降至65歲，對嗎？

每次談及扶助基層的時候，我始終相信"幫人釣魚"是最重要的。無論我們的原意有多好，若每次只要求增加福利也不是辦法，可以增加多少金額呢？這是"餵人吃魚"而不是"教人釣魚"。所以，我覺得真正的挑戰是幫助長者脫離福利網。

我認為要真正幫助基層、減貧或徹底消滅跨代貧窮，一定不能讓大部分基層兒童"輸在起跑線上"。

可能我與局長都覺得十分容易，但對大部分基層中學畢業生來說，卻絕不容易。

我今天發言，旨在支持邵家臻議員的議案，以及所有議員的修正案。

今次還有很多其他議員的修正案均提出很多好建議，希望可以幫助政府修訂綜援計劃。但是，今天整個立法會的主要焦點是集中於政府要將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提高至65歲。上星期特首的一番話擊起千重浪，大家反應非常大，接下來，局長在立法會的發言，也引來很多議論，到昨天特首再次表達其直言的性格，也令市民相當傷心。我認為今次整個社會也可以想一想，特首和局長也想一想，這是否一個好的契機，可以轉危為機呢？

我不知道為何他們仍然堅持？是因為面子，還是其他原因？

他們可能是根據自己的經歷，來判斷現時香港長者正在面對的問題。他們說人均壽命延長，將來人人壽命120歲，60歲只是中年而已。

首先，他們的身體機能是否可讓他們尋找另一份工作呢？現時社會有甚麼工作，可供他們選擇？如果叫他們做保安、清潔，可能他們的身體未必承受得來，如果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呢？

歷史是會記得的。為何要破壞行政立法的關係，在我們全體跨黨派議員一致反對的情況下，仍然堅持這個立場呢？政府沒有辦法說服我們，今天只要聽到這麼多議員的發言便可以知道，政府無法說服我們，甚至無法說服這個社會。冤枉我們是沒有用的，因為最終也是你們的決定。我們現在的要求，是政府擱置這個決定，回來跟我們重新討論，希望你們三思。

"博士專才庫"會為創科公司每名博士後研究員提供每月32,000元的津貼額，資助期為24個月。

最終的結果是，一邊廂有些人享有創新及科技局的補貼，飛黃騰達，月薪十萬八萬元；另一邊廂，領取綜援者，無論是成人以至其子女，繼續活在貧窮線下。政府可否想想，不同的政策局之間，在花錢方面，可否不要有這麼大的差別呢？另外，當然，今天很多同事發言支持這項議案及各項修正案，亦特別提及更改領取長者綜援的合資格年齡的問題。我特別留意到，自由黨的同事似乎沒怎麼發言；如果我記錯了，稍後可以提醒我。

削減福利金後，現時大約25,000名在60至64歲年齡層的領取綜援人士，終有一天，例如數年後，當他們計算過後，便會發覺被迫要去賺取最低工資。

如果政府真的有這種意圖，我希望自由黨的老闆出來說句公道話。

最後，我想提出，今次是對整體綜援的檢討，我相信大部分議員也認同現時很多領取綜援者均無法過有尊嚴的生活。現在眼前看到有一個機會，可聯合跨黨派的同事，就政府押後長者綜援領取年齡一事，撥亂反正。我想提出的最後一點是，有建制派同事說要顧全大局，我認為在這個時候，我們要真正顧全大局的"大局"，一定是香港市民的利益，而我們可共同要求政府撤回這項計劃。如果不撤回，我們會考慮否決新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不過，我聽到建制派同事在發言時表示他們是如何關心長者，尤其反對最近特首在答問會上表示，其實所有支持財政預算案的同事也是被視為支持提高申領長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年齡的措施，又或者說在技術上，整體來說，建議已經獲得通過。當我聽到越來越多建制派同事這樣說時——我不喜歡懷疑別人的動機，我亦不應該在發言裏面懷疑別人的動機——但我的想法是，如果是支持，是否真的支持？如果是反對，又是否假反對？

主席，我們討論檢討綜援，是談論公義問題。如果同事在他們口中所謂最弱勢的人被欺負時，也認為自己沒有資格、沒有能力告訴社會，"在這個問題上，對不起，我們不能夠妥協，無論是甚麼面子也好"......說到底，即使特首在這個問題上妥協，她少了一點點威信，那又如何？

所以，我覺得問題是，只要建制派同事站穩立場，如果你們真的覺得這是要緊的，便"企硬"告訴特首：我會否決你的財政預算案。這就是事實，這就是很清楚的事實。

我首先感謝張超雄議員、梁志祥議員、梁耀忠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區諾軒議員提出修正案。

數位提出修正案的議員都根據我的原議案提出更具體的建議，我整體上予以支持。首先，區諾軒議員提出定期進行基本生活需要研究，藉此重訂綜援的標準金額。

五位議員的修正案均提及不同的綜援補助金和特別津貼，我認為各位議員和局長應切實考慮他們的建議。政府在1999年削減綜援，為健全成人和兒童而設的各項補助金和特別津貼全遭削減，令他們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不到滿足。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2018年進行調查，發現......

事實上，很多綜援受助人正是因為延遲處理視力問題而難以找到工作。近20年來，政府的綜援政策方針是千方百計推動健全綜援人士就業，但諷刺的是，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眼鏡費用津貼，正正阻礙了他們求職。缺乏牙科治療津貼則令不少綜援人士連基本進食也有困難，影響他們的健康，發音不清楚亦嚴重阻礙他們的社交生活。主席，對於郭家麒議員、梁耀忠議員及梁志祥議員提出的租金津貼建議，我也予以支持。在租金津貼問題上，個別議員提出實施租金管制，我也是支持的。

主席，我支持所有修正案，亦請各位議員支持這些修正案。